主席，房屋及土地供應不足問題一直困擾香港，是市民最關注，亦是特區政府最重視、最想解決的民生問題。近年政府一直提出各項造地、徵地方案，無奈一次又一次被反對派基於不同的理由阻撓，或者扣上官商勾結的帽子，令大部分建議停滯不前。政府早於1998年提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後來在2008年再重新提出，但因多年來政治爭議不斷，立法會審議前期撥款時同樣困難重重，令政府至今未能正式展開收地程序。上屆政府任內，有智庫建議研究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用地，但馬上惹來各方團體反對，反對派甚至"見縫插針"，鼓勵市民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企圖阻止計劃推行。

有不少議員提出，政府應該先發展棕地，再談填海用地。

按程序收地需時較長，開支不少，收地過程亦充滿挑戰和爭議。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我認為該方案在成本控制、時間性和長遠效益方面，均勝於各項現有的徵地方案。填海和基建當然涉及龐大開支，但不要忘記，填海所得的大幅土地帶來的整體效益包括賣地、稅收、商機及就業機會等，肯定比付出的資金大得多。香港有很多填海造地的成功例子，例如中環、灣仔、尖沙咀東、啟德機場、沙田、馬鞍山、東涌、赤鱲角機場等都是填海而來，現時這些地方都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和金融中心地位擔當重要的角色。以鄰近的新加坡為例，其土地面積比香港小30%，多達22%的土地都是經由填海得來的。新加坡的國民能安居、能入住過千呎的廉價組屋、能有不同的住屋選擇，與他們有完善的長遠填海造地計劃分不開。主席，政府建議先在交椅洲填海1,000公頃，期望2032年起分階段完成填海後，預料可供70萬至110萬人居住，讓青年人無須再為住屋彷徨。

大家應多收集有參考價值的數據作分析，不應先入為主而不斷批判。香港要發展，要提升競爭力，便要靠市民支持。我希望大家將目光放遠一點，為香港經濟發展、為下一代安居樂業多提意見。當然，政府不能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應該加快步伐切實地推行"明日大嶼"計劃。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致謝議案。

主席，在這個環節，我會繼續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就宜居城市在房屋和交通方面表達我們的關注。正如我之前說過，我在施政報告發表後不斷落區聆聽市民的意見，發現原來香港市民的意見與一項調查結果不謀而合。他們都非常關心香港的房屋問題，而我每次落區也聽到很多市民向我表達住屋的困難。我今天早上7時在地區街站工作時，便有市民對我說："'柯仔'，你在下午發言時，定必要求特首和政府官員認真解決房屋問題。

說句公道話，對於如何運用土地，真正解決市民最關心"越住越貴、越住越細、越住越擠迫"的問題，我實在看不到有很大的前景。

主席，我想就這份施政報告中的土地房屋政策，與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由發展局局長以至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都在不斷覓地建屋，而他們亦確實找到很多土地。

我稍後會就"明日大嶼"計劃表達我們的關注和意見。特首在今年6月提出"娥六招"，其中一招確實回應了民建聯的訴求，就是把更多私人樓宇用地改建為公營房屋。

早前，有團體透過媒體和公屋關注團體進行了一項有關"樓奴指數"的調查，而我對其後公布的調查結果感到很可悲，原因是現時仍有很多基層家庭三餐不繼。我經常說，三餐可以吃得很清淡，"鹹魚青菜也好好味"；交通方面，前往較近的地方可以步行而不乘坐中轉車或接駁小巴。

各位局長，這說明我們實在有需要研究如何逐步解決房屋問題，為基層市民排難解紛。民建聯已說過很多次，而我自擔任直選議員以來亦不斷收集意見，既然基層市民現正處於水深火熱，又面對高昂的租金，為何政府不考慮重新推出租務管制或提供租金津貼？

無論是特事特辦也好，是非常時期採用非常手段也好，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說句真心話，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政府必須認真思考如何讓基層市民可以稍作喘息，這一點是我想再次提出的。

按照我的分析，由"綠置居"或"白居二"恆常化，居屋脫勾以至"港人首置上車盤"，已涉及全港約八成市民的住屋和置業問題。綠表置居先導計劃下的景泰苑剛好屬我的選區，該屋苑提供857個單位，超額認購17.7倍；"白居二"的名額有2,500個，超額認購13倍；新一期居屋更誇張，4,431個單位竟然超額認購近50倍。至於"港人首置上車盤"，雖然仍未開始接受申請，但由於只有450個單位，保守估計也一定會超額認購。上述4項計劃均涉及整體的房屋階梯，而我保守估計已涵蓋全港八成住戶。

其實，不單是九龍東，全港市民也很關心，而且不同黨派也有提及。因此，我希望局長可以再三考慮，"為人為到底，送佛送到西"。

不僅為長者提供社區支援，也可以為年青人提供協助和支援。

大家都很關心麪粉的問題，但要解決房屋問題，正如我經常說，根本離不開土地供應，我相信其他同事也認同這點。

我認為任何有助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政府也應該嘗試。現時的東涌、將軍澳、沙田甚至是大埔和觀塘，都是填海而來的。要解決現時"土地荒"的問題，填海是可以考慮的辦法。

我希望政府會有魄力，不要只是空談，盡快向市民開誠布公，告訴大家"明日大嶼"計劃的詳情和預計的開支等。

安達臣發展已經不斷成熟，而觀塘亦已"迫爆"——港鐵站"迫爆"、道路"迫爆"、住宅樓宇"迫爆"。現時每天聽到的交通消息都十分嚇人，全部與車龍有關。

現時觀塘站在非繁忙時間已經"迫爆"，繁忙時間更要排隊入閘，而月台更是非常擠迫。請局長日後仔細考慮，我希望告訴局長現在市民的心聲，讓他做到"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

九龍東的居民對於單軌列車感到非常氣憤，因為這項建議"有頭威，無尾陣"。

安居樂業是每一名香港市民的期望，但我也明白很難令所有市民毫無異議，一致讚好。

主席，我表達了很多意見，但我認為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有所作為的，真正能夠描畫未來，所以我會支持李慧琼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的致謝議案。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當然，其他兩條隧道的收費不能跟西隧相差太遠，否則市民仍然不會使用西隧，我完全明白這道理。不過，大家試想象，如果沒有三隧分流的方案，政府只說紅隧加價1倍，由20元增至40元，表決結果將會如何？我很難相信建制派同事會支持紅隧加價1倍，所以政府便想出這個捆綁3條隧道的方案，議員接受便接受，不然便拉倒。第一，如果政府可以增加補貼，令西隧收費不是由70元減至50元，而是更低，假設減至40元，那麼紅隧和東隧的加幅便不用那麼大，這樣也可以做到三隧分流的效果。

東隧則不然，增加收費後，車流量又不會有甚麼改善，所以只是純粹加價，因此，我很難支持三隧分流方案。

我相信有點難度，因為香港交通非常繁忙。不過，當局最少可否考慮設置動物車廂？

這是第一點，那目標和願景是怎樣？

總之，一定超過1：1這個比例，但電單車卻不然。

換言之，現時是"10個煲卻只得7個蓋"。

局長，總會有個數目吧。我接着要說的是共享單車的發牌制度。其實，我已多次表示，共享單車的問題並不是香港獨有，但政府如不規管，便不可行。運輸署推出的《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服務業務守則》，我已看過有關內容，可說是"無牙老虎"，當中只要求營辦商遵守香港法例，不要將單車亂泊，根本沒有規管作用。

如果政府沒有一個特定的地方供共享單車停泊，那些單車其實佔用了公共空間。如果政府認為共享單車佔用公共空間是做生意，沒有問題，請食物及衞生局或食物環境衞生署以後不要抓小販，因為小販都是做同樣的事，佔用公共空間來做自己的生意，跟共享單車營辦商一樣。

其實，上月26日我在《〈廣深港高鐵條例〉公告》小組委員會，已直接詢問陳帆局長曾否聽聞港鐵公司會推出這些員工優惠，當時陳帆局長回應表示未有所聞。

我難以相信港鐵公司用10天時間便完成規劃這項優惠並落實推行。

要拆帳有問題，不拆帳也有問題，原因為何？

1989年世界各國簽訂了《蒙特利爾議定書》，規定減少排放揮發性氣體，令臭氧層得以復原。上星期，聯合國一個氣候組織亦發表一份聲明，表示經過國際合作，臭氧層現時正在以每年1%至2%的速度復修，大約在2060年，整個地球的臭氧層便能復原至1980年的水平，人類亦不會受到紫外線侵害。

在環保工作方面，我希望香港可以帶領大灣區各個城市，讓大家享有更佳的居住環境。

除了立法和執法外，最重要的是宣傳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任務。

我希望環境局把宣傳教育視為廢物徵費的重點。第三，我想談談能源及我們對氣候變化的態度。

可否在行人天橋或山坡裝設太陽能發電設施？此外，在風能方面，局長有否考慮與中央磋商，可否租用內地海域，以便在本港海域及內地海域建設一個更大的風場？談到氣候變化或環保，我不期然想起"明日大嶼"。從環保角度來看，前同事姚松炎教授曾估計，如果氣候變化及全球海上溫度不斷上升，要建造一個很安全的人工島，人工島的填海高度在2100年必須訂為10.3米，這個標準已考慮到潮汐漲退、暴風潮及水面因氣溫變化而上升的情況。

究竟10億元的注資是否足夠？

我昨天亦欣賞到另一套另類港產片，名為"逆向誘拐"，上述都是非常精彩的香港電影。

我們忽略了東南亞市場，但東南亞市場在七八十年代的市場佔有率其實很大。

希望能夠幫助有志從事地產、金融以外的創意工業的朋友。

"明日大嶼"受到公眾批評，我不能夠不予理會，所以我仍在思考我的投票意向。

在這個辯論環節，我會集中討論有關土地、房屋和宜居城市的政策範疇。主席，很明顯，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在於房屋和土地，政府一向強調有關事宜是重中之重。

時間所限，我盡量扼要就重點發言。很多市民要求我舉起這個標語牌，它顯示了一名街坊向我們表達的意見：不是"明日大嶼"，而是"今日大愚"——指的是"林鄭"，而且是愚蠢的"愚"；如果"明日大嶼"項目推行，香港便真的"明日大鑊"。我認為這說法有一定道理，原因是甚麼？事實上，我們看到坊間批評施政報告的焦點也是"明日大嶼"，而最大的爭議我相信涉及3個問題。

我認為市民的反應十分理性，這個項目顯然不得民心，多數市民均表示反對。即使政府經常否認，說有五成市民支持填海，但政府不應捉錯用神，而應詢問支持填海的人是否支持"明日大嶼"。我很肯定告訴政府，如果政府有留意近日的各項民調，便應知道支持"明日大嶼"的人絕對是社會上的少數。

這些都是很清晰的選項，但原來我們一直被當作傻子，整個社會以至專責小組成員可能都覺得被林太"擺上檯"戲弄了。

我覺得易名是可笑的，她可能以為易名後政府便能脫身，別人便不知何謂"土地共享"。很明顯，這是心理學所指的心中有鬼、自欺欺人的行為。主席，我認為事實很清晰，大家不用再爭辯，但很多建制派議員還在為政府護航，說填海是好事。其實，我大膽說，市民不是絕對地認為填海作為一種方法應予廢除，這也是民主黨過去一直的立場。我們認為填海作為一種方法是可以討論的，但前提是要逐個計劃討論，而每個計劃都要合理。

這個例子證明了甚麼？"明日大嶼"是本身失敗，而這與應否填海的問題無關。整個計劃既違反程序公義，造價也不清晰，嚇壞市民。

住"劏房"的小朋友想要一張書桌做功課......

政府是否真的朝着社會共同的訴願來做工夫呢？林太做了一場假諮詢後，在施政報告點起很多火頭，人人都罵"明日大嶼"，說她假諮詢。

整個安排十分錯誤，連一些建制派議員也出來炮轟。政府找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來為計劃把關，但所賺的錢隨時也是落入與委員有關連的機構或公司的口袋，怎說得通呢？

她當時說："政府決定以公帑收地，放棄曾考慮的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新界東北，主因正是公眾把公私營合作聯想到利益輸送。"她在回應以公帑收地的做法時更表示："政府做法不會違反法理基礎，也不存在侵犯私有產權，但若與發展商合作則有政治風險。"我不知道為何6年後林太突然患上政治失憶症，忘記了她的這個立場。

他們是否要"煎皮拆骨"，把公共用途的土地全部用來發達才滿足呢？我曾多次提及，一名前朝官員有一次跟我討論時特別提醒我說：若發展商收購的土地是集體官契下的農地，他們怎能有合理期望，期望這些農地會變成住宅用地，然後從中取得數以千萬倍的利潤呢？現在的官員是港英年代高官的後輩，我不知道為何他們今天的想法會變得如此奇怪。主席，我還有3分鐘時間發言，我想就房屋問題作一些回應。在房屋方面，自數月前推出的"娥六招"後，施政報告的確吸納了民主黨的部分建議，包括我倡議了最少七八年的"分割市場"措施。

但是，我想指出，這是遠遠不足夠的，我們看到的問題更為嚴峻，而政府的回應很多時只是"半桶水"。

最嚴峻的期間是2030年之前的階段。

代理主席，在這個辯論環節，我想談談我對房屋和土地發展的看法，以及對今年施政報告作出批評。首先，很多市民對出售公屋議題表示關注，我知道代理主席的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以及民主黨尹兆堅議員均表示支持出售公屋。但作為一位區議員，我必須在此表示，我有條件地反對出售公屋。我反對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們經常談到公屋供應，假如多一個屋邨可供出售，公屋的整體流轉量便會減少。

是否公屋也要參與樓宇維修大行動？

大家是否認識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系侯道光教授？

政府可能會說在實務上行不通。今次政府補貼西隧18億元，才可以要求西隧公司減低隧道費。

第二，西隧經營權。

我希望政府推動三隧分流時，不要過於抱殘守缺，應考慮其他方法。

也有人說，填海1,700公頃是可行的，因為無論付出多少萬億元或多少千萬億元，最後也能夠獲得土地收益、經營權或其他經濟效益。

此外，我覺得很離譜的是，政府講經濟但不思考有關效益的估算，簡直是"只講社會效益，不講社會成本"。

套用張五常的說法，在一塊麥田旁邊有火車經過，有人說火車經過會令麥田面積減少，但它有一種界外效果，可能會趕走雀鳥，令收成比隔鄰的田更好。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可以帶來正面效果，也可以帶來負面效果。"明日大嶼"填海會有數個負面效果：第一，環境成本；第二，社會成本。

有人便會問，一個超支三成多、造價高達800多億元的基建工程，如何輕易回本？

我覺得政府只是把社會回報計算在內，但沒有考慮可能會衍生的其他問題。例如，清拆菜園村、令牛潭尾地下水被抽乾、大角咀出現沉降等，現在土瓜灣也出現問題。

無論怎樣計算，我們難以相信這些"大白象"基建工程合乎成本效益。在公共財政角度來看，財政儲備當然不應被閒置，有些人說要穩建投資及融資，但很多時候，公帑應該用在社會上有需要的地方。套用凱恩斯的說法，都是為了回饋社會，藏富於民。這些都是公共財政策略，我希望政府想清楚，不僅要搞基建，還有很多其他方面要顧及。

當然，土地供應問題需要處理，但一項填海計劃，在20年後也未必能夠成事，其經濟估算被許多人質疑。

第一位是陳振英議員。

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是，關於"明日大嶼"的成本，他只計算填海和島上基建，並只計算1,000公頃而非1,700公頃的填海和基建成本。

對於東涌東的填海，正如尹兆堅議員所說，並非太多人反對。計算東涌東填海的成本，的確無須計算興建新的跨海大橋和接駁隧道的成本，未來土地的收益確實可以按陳振英議員所說的方法計算，這是關鍵所在。當我們指出東大嶼人工島這個項目極有問題時，很多同事都用大而化之的方法，指責我們反對填海。我本人確是反對填海，但我相信很多民主派同事一定不會凡填海必反。我們要將東大嶼跟其他填海項目分開來看，因為這是一項特別有問題的工程，涉及在海中央進行的填海工程，並無太大彈性，而所涉及的相關基建開支比一般近岸填海高出數倍。

新界西居民想要多一條通道直達市區，現時政府已表示會興建十一號幹線，我們施加壓力後，政府又說會在十一號幹線的大嶼山落腳位多建一條橋往青衣，這已經是規劃好的一道甜品，而且還未計即將通車的屯門赤鱲角連接路。要吃甜品單買甜品便可以了，無需要附加大餐。

這是個永續循環不息的問題。事實上，眼前有很多機會讓政府可打破這種城市發展的格局。

第三位是梁志祥同學。他相當別出心裁，表示可以將"明日大嶼"人工島建設成像北京雄安新區一個環保城。

我們要真正對環境好，並不是事先大量填海，再在島上興建環保城，而是馬上可以興建環保城，不用拖這麼久。參加"支持'明日大嶼'的10個理由"作文比賽的保皇派同事，都有一個問題，就是見樹不見林。為了推銷單一個項目，不停地說該項目有多好，可以在那人工島興建甚麼，為社會帶來甚麼效益等。

城市規劃不是這樣，特別是這是香港開埠百多年來最大規模的工程。機場第三條跑道、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橋及沙中線這4項令大家頭痛不已的重型基建，其造價的總和都不及東大嶼人工島的造價。我們必須擺脫保皇派同事那種小學生作文的思維，退一步來看整個局面究竟是怎樣？香港有何願景？我們要就每一個項目作出比較，無論是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以至造價上的比較。

在2018年之前，我仍相信公務員團隊是正常的，即使這是一個不民主的政府，至少那團隊仍會講道理。

無論是興建道路、水塘、進行渠務工程，以至現時討論的最大規模基建，都一定是這樣做，按部就班，有理有據。《香港2030+》就按部就班為我們解釋問題。估計2043年的人口會達致頂峰的822萬，之後會向下調整。大家要進一步討論這問題，因為這跟我們的人口政策和單程證政策有莫大關係。

政府說已找到3,600公頃土地，包括多個新發展區和綠化地帶等，所以額外需要1,200公頃土地，而在2016年推出的《香港2030+》報告，便提出兩個策略增長區，一個是東大嶼人工島，當時估計是要1,000公頃土地，之後再說要包括新界北。在2016年發表《香港2030+》報告後，起碼大家能有根有據地進行辯論，例如屆時有多少人口，是否真的會有這麼多人口，又或新增人口對各類土地的需求如何，以及各個項目的優劣。

團結香港基金——我特別指出這個由前特首董建華主持的基金——過去兩年不斷攻擊政府各方面的數字，特別是土地需求和具體項目所能提供的土地面積。

政府說需要4,800公頃土地，他們卻說需要9,000公頃，原因是要讓人住得更好，又要預留土地儲備等。

這樣麻煩就大了，一切問題由政府在個別項目"搬龍門"開始，大家對政府一直以來的研究結論產生懷疑。問題非同小可，涉及到在2043年這個關鍵時間，究竟香港有多少人口，亦令市民懷疑政府是否要透過增加土地供應，加大香港的城市容量。此外，透過大灣區規劃，10年、20年之後，很多香港人可能已取得大灣區居民證，跟國內同胞不分彼此了。

另一個問題是，很多市民反對興建東大嶼人工島。

現時根本沒有所謂反對東大嶼就是支持地產商的邏輯，因為他們早已談攏了，不論是長期用東大嶼人工島來滿足北京或大灣區的政治需要或想法，或把香港人口增加至1,000萬人，為了叫本地的地產商在短期內乖乖聽話，政府又為他們度身訂造了一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不好意思，香港人要的不是土地共享而是"收地共享"。我們覺得政府應該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有些人囤積土地多年，現時覺得可以大安旨意發展土地，政府還說要與他們共享土地利益？再者，我們要求城市有規有矩的發展，請先告訴我們香港會有多少人口，計算好土地需求，作出造地選項後，再找出一些對環境及社會成本影響較少的方案，這才是政府的合理作為。對於現時的香港人，我特別心疼"劏房"居民。

這裏就看到政府的心思，擺"劏房"居民"上檯"，長期愚弄他們，現時給大家的答案就是"過橋抽板"。

房屋固然重要，但如果整個城市、國家、世界都因為氣候變化而導致民不聊生，屆時即使大家花費畢生儲蓄買了個單位，又有何意義？

"老兄"，聯合國花了20多年時間研究氣候變化，得出這個確鑿定論，就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現時所訂定的碳排放減量目標，即在2030年減低百分之二十多三十的絕對值是絕不夠的，而必須在2030年減低50%才足夠。

在這個問題上，不可以再談民主，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只能依靠城市中最有力量的政府。

環境局今年提出垃圾徵費，香港的環境政策，比別人慢了十多二十年。

加拿大剛訂立了碳稅，即是說不論駕車或搭飛機，不是沒有成本的，其成本就是導致碳排放量增加，會害死所有人，所以要計算成本。

我們必須下定決心減少香港私家車數目，並盡量將核心市區變為行人專用區，只供行人和單車使用，這才是貼身、貼地，從而改變香港市民的行為。只有從根本改變整個城市的運作，我們才有機會在2030年前做到減少一半碳排放，才有可能與全世界一同找出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可以繼續生活的世界。

主席，即使我和朱凱廸議員的很多想法是南轅北轍，但他剛才提到他的想法有改變，我全力支持，而且認為政府真的要認真處理這件事。

不過，我現在又回復朝氣，因為我發現當我們面對一些對香港社會、對民生有根本性改變、有重大好處的政策，而政府和市民卻因為種種原因猶豫不決時，從政者便要將榮辱放置一旁，勇敢地站出來，痛陳利害，令市民明白真相，從而走向正確的方向，令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得到解決，造福市民，這樣我10多年的從政生涯才不會白費。

香港大部分深層次問題跟房屋有關，我會說"萬惡樓為首"，包括樓價貴、租金高、青年人長大後還要與家人擠迫地住在面積很細小的單位，沒有自己的空間，連結婚生子也受到阻礙。土地不足也導致商業樓宇租金貴、成本高，做生意非常艱難，特別是發展新興產業，而外國專才也不肯來港發展。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還採用反對派所謂的替代方案，即那些推行了10多年、針對棕地、農地和軍事用地的無甚效用政策，根本不能改變這個局面。

過去10年，香港沒有怎樣填海，但大家是否知悉，深圳已填海5,300公頃，新加坡已填海2,500公頃。將來我們可以繼續反對填海，但深圳預計還會填海5,500公頃，新加坡還會填海4,700公頃。

要收回棕地則更困難，只是將棕地的作業搬至另一地方。

有研究顯示，香港樓齡70年以上的樓宇現在有1,100幢，到2046年便會急升至30多萬幢，屆時需要大規模重建，需要大量新樓宇供居住在舊樓的人暫時調遷。現在不填海，肯定沒有足夠土地。老實說，十多二十年很快過去，如果我們還不加快進行，真的對不起下一代。今天不做，明天後悔。至於大家經常關注的技術問題，我同意要充分理解，但現時很多報告也顯示，很多工程上及環保上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目前，選址也考慮到氣候和生態的變化，而且填海工程要做10多年，科技不斷進步，將來一定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至於財政方面，很多人說得很誇張，說"倒錢落海"，淘空政府所有儲備。其實，這些是嚇市民的說法，市民必須知道真相。事實上，有人估計填海投資需要5,000億元至1萬億元，但如果算上賣地收入，坊間的估算，大概可以收取1萬億元至13,000億元之間，隨時倒過來賺錢，變成倒沙成金，而且還未計算將來為社會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其他好處。投資還要分10多年支付，怎會有問題呢？所以，最近較少人提出淘空庫房的理論，因為連小朋友也不相信。

今年施政報告中，最令人反感和驚訝的是林鄭月娥在未經諮詢的情況下，提出在東大嶼山對出海面填海1,700公頃，展開所謂"明日大嶼願景"的計劃。林鄭月娥提出這個計劃，無論方式、過程及內容都問題多多。由於時間關係，我概括為3宗罪。政府在未經諮詢下公布這項計劃，凌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工作，這便是"明日大嶼"的第一宗罪。

她沒有詳述主觀觀察的內容，卻引述專責小組認為社會普遍認同土地供應"刻不容緩"、"未雨綢繆"及"多管齊下"3個重點。她基於這3個重點快人一步，搶閘推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10月中，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公告面積1,700公頃、以人工島為主題的"明日大嶼"計劃。這個計劃過往從未在任何諮詢文件中出現，並與持續數月土地供應諮詢的建議差別極大，甚至連專責小組成員亦感到相當驚訝。

更令人憤怒的是，在專責小組為土地供應事宜諮詢公眾期間，政府原來已一早制訂"明日大嶼"計劃。

填海面積究竟是1,000公頃還是1,700公頃？以政府的行政過程而言，這份宣傳品由定稿至印製最少需時1個月。由此可見，在專責小組全心全意展開土地大辯論期間，政府原來已一意孤行，早有定案。政府未經諮詢便公布實施"明日大嶼"的舉動，不但令反對填海的市民不滿，亦令部分專責小組成員不滿。他們感到被政府利用，用完即棄。

現在市民卻感到被利用，淪為林鄭月娥這台戲的臨時演員。除政府未有諮詢公眾便推出這個計劃外，港共爪牙亦無意就"明日大嶼"諮詢公眾。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率先撲出來支持"明日大嶼"計劃，聲稱反對者將成為歷史罪人。

為何我指當局沒有作詳細研究？

當市民和傳媒問到，溫室效應令海平面上升及颱風強度加強，會如何確保人工島不被淹沒時，當局指這些風險問題均屬控制範圍之內。

由於政府回覆問題時不確切，傳媒和學者也質疑，政府是否根據團結香港基金提出填海2,200公頃的建議，打個折頭，而推出目前1,700公頃的香港人工島計劃？團結香港基金竟然估算，中部人工島海域海浪最高不會超過2米。政府亦無否認曾參考這份報告。結果，市民會誤以為或直覺認為政府認同團結香港基金有關填海的分析，不斷引用填海區域海浪高度不超過2米的說法。市民更加認為，林鄭月娥未經科學性評估，便貿然作出這個重大決定。上述跡象顯示，林鄭月娥越來越傾向學習中共，並得到中共真傳，高舉"人定勝天"4個字的政治口號。在缺乏科學基礎和嚴謹評估下，她貿然提出這個方案。整個"明日大嶼"計劃，類似"大躍進"時期的增加土地方案。林鄭月娥和一眾港共政客深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因此他們必定支持這個計劃。

"明日大嶼"項目的造價至今仍是一個謎，政府也拒絕提供數據，每次估計的數字均有不同。

港共政權為了達成土地供應的大躍進，必定會無所不用其極，動用所有資源填海及興建道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過，可能會舉債集資填海。

其實，不少港共政客為了令市民支持耗用公帑填海，更豪言填海後的賣地收入甚至高於填海開支，即除笨有精。但是，我必須指出，"明日大嶼"填海不單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土地供應大躍進，甚至是財務大騙局。除了人工島造價高昂，還潛在龐大的超支風險，成為財政黑洞。如要舉債，更會加重下一代的財務負擔。如果中國經濟長期滯脹，以致香港地價進入漫長下跌周期的話，在人工島落成後，可能無法透過人工島賣地收入填補這個黑洞。因此，人工島可能是一個永遠不能回本的深淵，要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結帳。

無論承建商、工程師、建造業便會"袋袋平安"。陳健波的保險業界當然更受惠。有人笑稱，建造業工程當然要做，保險業可坐着收錢。正如前規劃署署長推斷，這個人工島方案可能不是由規劃師提出，而是由工程師提出的；在工程師眼中，只要有錢、有時間，沒有事情不能解決。對工程業界、建造業界、內地承建商，甚至保險業界而言，工程越難越好，造價越高越好，工時拖得再長也沒有所謂；超支空間越來越大，便更容易淘空庫房以自肥。人工島輸送利益或禍延下一代，我因此稱之為騙局。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這個世紀財政騙局。林鄭月娥提出這項工程，其實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劫案，無需絲襪套頭便可以打劫全港市民。根據親建制的香港研究協會最近進行的調查，反對"明日大嶼"的不單包括所謂民主派或反對派支持者，有部分建制派人士也反對填海，或對填海計劃有很大保留。我們一向視香港研究協會為比較親建制的組織，其研究對象可能較多來自親建制支持者。無論如何，該調查結果顯示，46%受訪者反對填海，而支持者只有36%。我相信，香港研究協會這項調查有一定的作用，最低限度反映反對者多於支持者。

首先，整份聯署文件引用的數字非常粗疏，沒有解釋樓價在10多年後一定達到每呎9,000元以上水平背後的理據。事實上，已有經濟學者撰文反對這個看法。關焯照認為，目前地價呈向下走勢，對未來人工島的賣地收益存疑。他解釋，計算地價頗受當時經濟環境影響；不同時間的估算，將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聯署文件中的數據，究竟是地價見頂時的估算，還是下跌時的估算？在鋪陳數據和資料分析方面，多位經濟學者的聯署文件，質素都不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的網誌。林超英最低限度會上網細閱政府的數據及團結香港基金的顧問報告，但聯署信的學者只是自行估計一個數字作為未來填海的實際收益，實在過於主觀和粗疏。事實上，這項填海工程需時甚久，未來可能遇上經濟危機。

1997年前，沒有學者可以預計亞洲金融風暴，更沒有學者可以預計2003年樓價會下跌至只有1997年的兩三成。整篇文章對經濟和地理風險隻字不提，彷彿未來10年至20年都風平浪靜、穩步上揚、大市向好。作為立法會議員，作為負責任的代議士，我們提出這些質疑，呼籲大家小心，不能盲目唱好，這是我們的基本責任。

雖然"明日大嶼"並非施政報告的全部，但單單由於這項"明日大嶼"方案，便足以令我們不支持林鄭月娥2018年的施政報告。

主席，特首在這份施政報告提出了200多項新措施，其中不少涉及一些重大的政策變更，包括檢討公私營房屋比例、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及三隧分流等。不過，我認為焦點始終是土地問題，或者說得更準確，就是"明日大嶼"。我暫且不說上述措施孰好孰壞，但我覺得這是一份有魄力且願意承擔的施政報告，當中的新措施皆具有爭議性，亦是針對多年來無法解決的問題。政府實在有需要拿出一個方案，告訴全港市民，政府願意承擔和解決問題。因此，我認為這份施政報告確有很多值得參考之處，大家固然會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可以透過辯論，協助政府完善有關的政策。我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發展事務方面的發言人，所以今天的發言會較着重發展方面。在這兩天的辯論中，大部分議員也有提及"明日大嶼"。

然而，發展棕地和發展大型新市鎮是否真的會較填海快很多？

如果一項填海計劃能夠提供1,000多公頃土地，有助將來發展，為甚麼我們今天不去做呢？雖然需時可能較長，但始終要啟動第一步，否則香港的土地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在反對派眼中，永遠只會看到其他地方的好處。

我還想強調，所謂的丁權絕對不是特權，而是一種政策補償。當年政府為了發展新市鎮，便要收地和設立規限。原本全部原居民都可以在自己擁有的土地上建屋，不受限制，但由於政府當年實施丁屋政策，所以才對丁屋施加規限。

這可能是他們樂於見到的結果，便是在香港製造矛盾，而他們就在矛盾中生存。

哪怕有人對"明日大嶼"計劃有質疑或不認同，但不要緊，可以提出來討論，然後對當中的措施或內容加以修改或調整，盡量克服困難，我認為這才是實事求是及務實的做法。

即使有保留意見，主要的斟酌點也只是土地開發的先後次序。如果最終也是選擇填海，為何我們不早些付諸實行？

與其"塘水滾塘魚"，只是改變現有土地用途，我們何不另闢土地，使用沒有其他用途及全部屬於政府的土地來發展？我認為"明日大嶼"是很好的願景，值得支持，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在日後的財務委員會或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多作解說，讓全港市民凝聚填海的共識，一起推動"明日大嶼"。除了"明日大嶼"外，我們亦曾討論先導計劃，而這亦是施政報告的重要建議。如果能夠落實，對於填補短中期土地供應亦會有一定的重要性。

香港向來尊重私有產權，而這亦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收地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必須符合公眾用途，例如興建道路和公屋。

他們絕對會有得益，因為新增的六成至七成公營房屋土地，可以建成為租住公屋或出售居屋。

不過，無論是"明日大嶼"或先導計劃，都有些前提是政府必須重視的：第一，"明日大嶼"、先導計劃或棕地等大多數涉及坐落於新界的土地，但現時新界的交通情況卻很差。

我希望政府可以帶頭把政府單位或設施遷到新界，在新界打造一個核心，以便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以新界東北為例，問題已經拖延很多年，時至今天才可以火速推行。局長近日落區向寮屋居民講解新界東北計劃時，也知道大家都很支持。

這證明區議員越來越專業，也越來越成熟，是市民與政府之間不可或缺的橋樑。

因此，我很希望政府實事求是。

有些議員有時候反映地區工程的進展緩慢，或是所提出的建議難以在地區推動，動輒要討論數年，原因是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制度下，涉及3,000萬元以上的工程都必須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

我其實還有很多議題想討論，包括文化方面，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饒宗頤館或金庸館等，但發言時間有限。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解決香港的矛盾，建立更好的香港。

我在此要鄭重聲明，如果屆時因為政府決策錯誤，為市民帶來這種surprise，導致青衣的交通嚴重擠塞，政府必須負全責，我們亦必定追究政府責任。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由於政策前期醞釀不足，突然有這樣一個surprise，市民未能消化。由於政府提供的資訊不多，市民容易道聽塗說，接收了較易理解的資訊，認為"明日大嶼"不好。

如果大家是同學，我是高年班學生，他則是低年班學生。

可笑的是，朱同學把對抗地產霸權說成是怕了發展商。這並非怕與不怕的問題，而是經濟學上土地供應和需求問題。

他說東大嶼人工島是為滿足北京和粵港澳大灣區的需要而設。這位低年班同學真的要了解一下，不要把香港看得很大，"明日大嶼"與整個國家的發展有何關係？"明日大嶼"如何令大灣區的城市受惠？其實"明日大嶼"所提供的土地，只能令香港人受惠。

這位同學要多了解一下整體格局的發展。

如果有人想欺騙那些居民說，只要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便可以幫助他們......首先，工聯會支持收回高球場以發展公營房屋，但收回高球場是否已經足夠？

現屆政府肯參與，但沒有投放足夠資源，參與程度也不足夠。政府不單要投放資源，更要身體力行，覓地發展，否則便會予人口實，說政府只想填海造地而不肯發展過渡性房屋，幫不到"劏房"居民。

解決土地供應問題有很多種方法，無論是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收回粉嶺高球場或收回棕地，工聯會都支持，但我們覺得即使這樣也不足夠，因為我們不單要解決這一代人的房屋問題，不單是解決未來10年或20年的土地供應或房屋供應問題，我們還要有長遠、穩定及充裕的土地供應，才可以令市民有信心。因此，我們要收回粉嶺高球場，處理棕地問題，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農地，同時也要填海造地。如果不能有長遠而穩定的土地供應，又如何解決現時房屋短缺的嚴重問題？如何為市民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剛才談到新界西北的交通，透過"明日大嶼"的發展，其實可以令新界西北的交通有全面發展。

我同意按現時的發展方向，政府可在十一號幹線多建一條接駁路，但這並不足夠。

政府必須清楚告知市民，"明日大嶼"完成後，我們會有足夠而且充裕的土地儲備，屆時才可發展可負擔的房屋，解決我們經常說的地產霸權問題。有些人經常說要對抗地產霸權，但其實他們有否想過，他們有些說法是......剛才朱同學提及某陰謀論，指反對填海是要偏袒發展商。

甚麼人不想香港有長遠而穩定的土地供應？甚麼人想香港的土地一直保持珍貴？甚麼人想自己手上的土地越來越值錢，只有升值不會貶值？就是現時擁有大量土地的人。

至於技術問題，有些言論很可笑，指海沙很貴，大陸對海沙供應有限制等，好像知道很多內幕消息。其實海沙貴已不是今時今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但這是技術問題。此外，填海是否只可以用海沙？

不過，我們亦要理性地監察這個項目的推行，要求政府確保人工島建成後，大部分土地均作發展房屋之用，並要以公營房屋為主，解決現時幾十萬市民無法"上樓"的問題，並且要確保政府會採用最環保的方法填海。例如有工程師提到，填海之後，可以在海底重構一個海洋生態環境。我們亦要監察政府是否用最環保和最省錢的方法進行工程。此外，如何確保人工島可以抵禦極端天氣的影響？其實這些問題技術上都可以解決。

換言之，基建要怎樣配合，令市民不會像住在荒島上一般。

對於以上各點，我們都應理性地考慮，希望透過發展人工島，不但可以解決房屋問題，並且可以解決市民生活上的問題。

正如上次討論興建十一號幹線以解決新界西北交通擠塞問題時，他們也有很多反對聲音，指這方案不行那方案不行，難道政府不建人工島而只建大橋，他們就一定會支持嗎？

我有一次問一位街坊，家庭團聚有何問題？他結了婚，申請太太來港，有何不對？

我們都要有長遠而穩定的土地......

主席，我也想就房屋範疇發言。我想提出3個問題：第一，是一個比較基本、原則性或可以說是概念性的問題；第二，是房屋市場分配問題；第三，是胡志偉議員——他剛離席——提到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細節的問題。第一，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澄清，行政長官多次表示房屋並不單是一件商品，究竟特區政府對房屋有何看法？

換言之，政府在回歸後才拆牆鬆綁，以便居屋流轉。我明白很多經濟學家均鼓勵拆牆鬆綁，讓更多房屋流轉。當然，如果限制一個房屋單位的轉售期和轉售對象，便會壓低該房屋單位的價錢。在經濟學上來說，如果要把利潤最大化，要把房屋的價值最大化，必定要拆牆鬆綁。我們也知道，很多位經濟學者——不用點名，大家也知道——均擅於投資房產，全部已發了大財。他們可能也想給市民帶來好處，讓市民多賺點錢，但這種鼓勵房屋商品化的政策或思維，卻令房價節節上升。市民除了有剛性需求——要結婚成家——需要置業外，也有很多市民以為買了"磚頭"或買數個泊車位便一定能致富，甚麼也不用做，就等它們升值。這種期望及市場預期有很多弊處：第一，造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樓價便不斷上升；第二，令市民把所有資源投放於房產上。

根據多個調查，公務員職位甚受歡迎。

以我為例，雖然有條件置業，但我也要在41歲時才買入第一個單位。我們的行政長官現在也未有在香港置業，因為我們過往並沒有這種房屋商品化的看法。我希望政府可以回歸初心，政府提供津貼房屋的主要目的應是協助市民安居，而不是鼓勵他們炒賣。我相信這個看法亦符合立法會內絕大部分議員的意見，因為他們能經常接觸民意。過去兩月，房屋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五六項議案——包括麥美娟議員及郭偉强議員提出的議案——每一項均要求政府檢視各項資助房屋計劃、樓價、銷售安排、轉售限制及按揭安排，希望政府不要鼓勵市民炒賣。至於邵家臻議員提出的議案，他建議房屋市場分配應為"5-2-3"，即五成為出租公屋、二成為資助出售房屋，三成為私人住宅，希望藉此讓香港的房屋市場回復正常。

至於鄭泳舜議員及劉國勳議員提出的議案，亦是為保障基層市民能應付基本需要，建議研究引入針對基層住房的租務管制措施及租金津貼，把過渡性房屋納入《長遠房屋策略》，公私營房屋比例應為7：3，以及反對政府鼓勵房屋商品化。另外是朱凱廸議員，雖然我並不經常同意他的主張，但朱議員作為直選議員，經常接觸民意及很多基層，他很多看法均能反映市民的需要。對於政府表示要建立房屋階梯，朱議員說："政府新增的公營房屋供應追不上需求，本委員會促請政府建立住屋保障階梯"——是住屋而已，不是置業——"對未入住出租公屋的市民優先提供過渡性公屋"。由此可見，本會絕大多數議員和市民均希望政府回歸初心，將公營房屋用於滿足基層市民需要，而不要鼓勵把它商品化。政府鼓勵綠表置居計劃及鼓勵流轉也不好：一來，售出一個單位便少一個單位；二來，出售單位的人又會成為發展商的客人。所以，我不希望政府推行這種政策。最後，我要談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代理主席，我這部分發言主要關於宜居城市，並會針對房屋及規劃事宜發言。

政府統計處在2017年公布，香港家庭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為161平方呎，但這個數字並未計算"劏房"住戶的居住面積。

既然香港人"越住越貴，越住越細"，連正常的居住空間也欠奉，香港又怎能說是宜居呢？

馬鞍山、東涌、新機場，以至市區的深水埗，其實大部分也是填海得來的土地。政府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諮詢報告"出爐"前，於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的1,700公頃填海計劃，雖然做法不太理想，但我們今天若貿然決定不要"明日大嶼"計劃，又是否恰當？未經詳細討論便要求撤回計劃，是否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究竟計劃的整體及分期開支是多少？該計劃的財政負擔對香港未來有何影響？

這些事項都有很多討論的空間。我上次曾在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詢問局長，政府可否就"明日大嶼"計劃向我們提供願景？政府預計首階段的住宅單位可在2032年入伙，那是15年後的事。政府可否向大家承諾，表明在這些單位建成後，公屋輪候時間不會再長達5.3年，268,000戶的公屋申請者將逐年遞減，可在某個期限內真正做到3年"上樓"？

另一方面，專責小組進行公眾諮詢時，曾經列出18個選項，並將於年底前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政府其後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相關前期研究。

我幾天前與局長會面，已經急不及待自行提出一個過渡性房屋的選址建議，即深水埗欽州街西與通州街交界的地政總署斜坡維修組臨時用地。據我評估，該用地最少可興建200多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供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基層"劏房"住戶申請。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去年在施政報告提及，要以破格思維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包括協助非牟利機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以及研究讓整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政府表示要以閒置土地興建過渡性房屋，但除了我建議了選址外，我一直沒看到任何進展。

我希望能有一個公開的平台。第四，政府應提供財政支援或經濟誘因。

我希望局長可以提供更多支援，特別是財政方面。

剛才提及的過渡性房屋供應，其實要花兩三年方可成事，而在未來的兩三年內，我看不到有任何方法可讓"劏房"租戶的生活得到基本改善。為此，我衷心希望局長考慮有何短期措施可協助"劏房"租戶。

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悲觀者在每個機會中看到困難，而樂觀者則在每個困難中看到機會。

局長，我希望官員與他們一樣迎難而上。遇到困難的話，我們一起面對，勇敢地做好工作，做好本港短中長期的房屋供應。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慧琼議員的致謝議案。

香港的問題真的不單純是房屋問題，這與中國人的傳統有關，所謂"以末致財，以本守之"，市民都喜歡"磚頭"。葉太剛才特別提到希望房屋政策的目標以居住權為主導，不要只以置業為主，我覺得她不無道理，只是各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我要在數分鐘時間，代表漁農業界人士或社會上一些不滿政府的人士提出一些意見。我認為特區政府最近在推出"明日大嶼"計劃時，言論應謹慎些。

第二，便是漁農業界人士。

政府應虛心聆聽這些聲音，減少對政府的阻力。所以，我在第三個辯論環節也說過，我對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唯一不滿的地方，便是只作決定，沒有推出緩解措施。

當然，"林鄭"特首也沒有錯，有些人真的是口號式反對，對於特區政府想做的事，不理好壞也會反對，因為製造社會矛盾便是他們在政治世界的立身之本，這些人當然可以不予理會，香港市民亦會理解。

在未來的日子，政府如何"出招"，將會是我是否支持特區政府的最大依歸。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在這個環節是討論香港的房屋和土地問題。自古以來，衣食住行都是我們最基本的需要，但近年我們除了衣食住行外，也相當關注衞生、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

政府提出"明日大嶼"的建議，結果很多非建制派同事認為與其填海，不如收地，因為填海等於"倒錢落海"。我想在此特別告訴香港的年輕人，而與我年紀相若的人都會知道，香港絕大部分土地都是填海而來的。

特區政府在1985年至2000年15年期間，經填海獲得3,000公頃土地，即平均每年有200公頃填海土地；而在2000年至2015年期間，經填海獲得690公頃，即平均每年40公頃。

如果填海1,000公頃，以交椅洲水深大約6.5米計算，填海費用約為每平方呎1,300元，所以填海開支合共約1,300億元。

有些朋友說，填海開支高達5,000億元至1萬億元，原因是他們把興建公路、基建和醫院等開支也計算在內。

我想強調，填海和棕地之者完全沒有矛盾，可以同時進行。

在颱風期間，海浪自然較高，但究竟會有多高呢？專業人士應該知道，最高應是水深約三分之二。

香港每年製造1,500萬公噸建築廢料，可以填出60公頃土地。

我相信是可以的。

人口密度是20萬人住1平方公里。

最後，朱凱廸議員指建制派議員的說話，連小學生也不喜歡聽，因為小學生只喜歡聽他們的說話。不過，其實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知道他們在做些甚麼。

謝偉銓議員在上屆立法會會議上，曾經提出一項有關人均居住面積的議案辯論，令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香港人有一句話，我們自小便已經聽到，就是"留食不留宿"。

同理，如果從長遠考慮，現時的新發展區是否要讓那麼多人居住呢？

如果安排17萬人入住，市民的居住面積仍很細小。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我們欠缺的住宅單位數目，包括私人住宅，合共46萬間。

這可以讓我們居住得鬆動些、開心些。我們希望交椅洲填海所得1,700公頃土地，能令居住環境有所改善，改變細小的居住面積，否則市民不會支持。

我最近還聽到有人出價每呎1,000元收地，不知政府是否已公布最新政策，如果已公布，業主當然不肯賣。

即使政府收回剛才"輝哥"提及的農地、高爾夫球場、棕地，也無法改善我剛才說的15平方米的人均居住面積。

這是當前討論土地運用問題時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代理主席，我對居住面積非常着重，希望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同時檢討房屋政策是否需要改革，令香港居民可以安居樂業。

代理主席，繼在星期三第一次發言後，今天我繼續談談氣候變化及能源問題，我特別讚賞政府的果斷及向前走的態度。特首在施政報告第277段說："在私營界別方面，我們引入了上網電價，為個人和非政府機構投資可再生能源提供誘因。我們會進一步為他們提供支援與便利，包括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即'村屋'天台上，適度放寬裝設太陽能光伏系統的限制；我們亦會在其他私人樓宇，特別是低密度樓宇，作出合適的放寬安排。此外，我們會推出一項新計劃，協助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安裝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統。

批評政府相當容易，但我們在批評政府時，也可以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法。

有關19項適意家居設施，有些灰色地方未能說清楚，但是施政報告就光伏系統鉅細無遺地闡述清楚，說明政府肯去做，同時亦可以提供一條出路。

較早時，我曾與相關部門及副局長探討這個問題。我認為，垃圾徵費計劃首先要讓市民明白，政府不是巧立名目徵稅，亦不是製造麻煩。

他們應該將塑膠、紙張、金屬垃圾分類，並身體力行，教導子女如何將垃圾分類。

如果政府仍採取高高在上的態度，我認為已經不合時宜。

首先，我想說三隧分流的問題。

西隧遲早會由政府擁有，而現時3條隧道車流量不均的情況非常嚴重，所以政府即使現在不啟動三隧分流，未來也要面對這個問題。

當然，政府的整體政策是市民不應駕車出行，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們從來不否認，市民應較多使用交通工具，而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率是全球第一，即九成多香港市民出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政府今次只考慮3條隧道，我覺得有些不足，應要考慮大欖隧道，因為大欖隧道與西隧組成一條線。

所以，我們認為應把大欖隧道納入這項分流計劃，令北區居民可選擇使用大欖隧道，然後駛經西隧，以分流東隧和紅隧的車流量。

就這些方案，政府應提供資料來說服我們。雖然政府表示，已製作了電腦模型進行測試，但電腦模型測試不能不信，亦不能盡信。

再者，全港幾乎所有道路都不用收費，唯獨東涌這條路要收費。

某些隧道或即將啟用的中環灣仔繞道也不收費，但唯獨青馬大橋要收費，並已收費20年，政府已收回44億元成本。所以，我們覺得政府應要取消這項收費，令東涌居民出入成本更合理。此外，我想說說泊車位的問題。雖然政府現在說要增加車位，但似乎速度非常緩慢。我們尤其關注轉乘車位的問題，希望政府加快引入自動泊車系統，令整體泊車位數目可增加至合理水平。同時，我很關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我在2016年本屆立法會任期開始時，提出一項修改《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議案，兩年之後，運輸及房屋局或發展局有必要啟動修改，因為現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舉一個簡單例子，一個港鐵站上蓋屋苑興建的車位數目需要打七折。為何要打七折？港鐵站上蓋的車位正應該用作轉乘，但《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偏偏將車位數目打七折，這便是其一個不合理之處。另外，關於水上交通問題。政府稍後會開辦水上的士，也會復辦紅磡至中環的渡輪，對此我非常贊成。但是，我亦關注到渡輪的開支十分大，之前的紅磡至中環的渡輪不能繼續營運，原因是虧損太多，每年虧損數千萬元。所以，我們很想知道政府接下來會用甚麼方式令渡輪可持續營運。當然，我們也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多做工夫。例如，渡輪最大的開支是工資、油費及保養費。最近政府願意支付保養費，但油費相當昂貴，不少船公司仍在使用很殘舊的船。香港的船都是非常殘舊，經歷了數十年。

現時香港空氣污染的最大來源是水上活動，如果我們能夠更換老舊船隻，也能提升香港的空氣質素。

以往我們到澳門或珠海會乘船，但乘船需要支付一項費用，即登船費，現時每位乘客登船費為11元。

自從港珠澳大橋開通後，這收費應該取消。

船的營辦商可能因為船費無法調減而欠缺競爭力，能否繼續經營也是未知之數。然而，船隻始終有其吸引力，亦有一群乘客喜歡乘船，甚至船公司可以開設更多不同航點，方便市民。在大灣區的發展中，我認為船隻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部分乘客，包括需要很準時的乘客，真的很想乘船，希望政府當局能夠考慮取消有關收費。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討論宜居城市這議題時，當然要談到本港的宜居指數。《經濟學人》在2018年發表的"宜居指數"，香港在140個城市中排第三十五位，高於鄰近的新加坡，亦高於內地的北京及上海，在亞洲亦是首3位，僅次於東京及大阪。

是否一切照舊，原地踏步，香港就會繼續繁榮穩定，總不會很差呢？代理主席，魯迅所謂的"捧殺"就是這樣的意思，把人讚得"天上有、地下無"，他就會驕傲、自滿，其實就會最快喪命。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早前在新加坡出席一個新經濟論壇，有一位外籍人士大讚副主席是影響全球的一位重要人物。副主席立即說"又來一個'捧殺'！"事實上，無論面對"捧殺"或"棒殺"也好，都應該時刻保持頭腦清醒，應對危機，才能夠真正做到居安思危。事實上，香港是否真的是宜居城市？代理主席，每位香港市民都能夠很直接的告訴大家，在香港生活的壓力超多、工時超長。有國際機構調查，香港連續8年蟬聯"樓價最難負擔"的地方。

最近亦有一項"樓奴指數"，雖然我認為當中的數字、採樣的內容未夠全面，但某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市民對於樓價高、租金貴的情緒，已經達到不平衡的地步，亦所謂抵觸了安全線。代理主席，過去數年，我就"上車"難的問題進行了不同的資料搜集及對比。天水圍一個最大型屋苑，當中最細小的"上車盤"約400平方呎。過去兩年，樓價倍增——這是成交價而不是估價——如果要上車的話，最少要支付156萬元首期。如果兩夫婦幸運地都賺取家庭入息中位數的18,000元，又能夠儲蓄收入的一半，都要7年半才可以儲蓄到首期。我在此想指出，如果過去所採用的"辣招"是短期措施的話，的確可以遏抑"炒風"，以及延緩一些"炒家"的入市意欲。但是，由於本港房屋長期供應不足，這個致命的條件已令所有"炒家"把"辣招"的成本全數轉嫁本地用家及首置"上車"客。因此，大家必須問，當年"辣招"令到庫房增加的收益，究竟是來自炒家的成本，還是現時已經變相是來自用家額外付出的樓價呢？

代理主席，房屋問題已經困擾香港每一位市民。有人說如果不填海，單靠發展農地、棕地已經可以解決問題。

代理主席，最近樓價輕微回落，但只是下調一兩成，回到2016年、2017年的水平。那時大家都覺得樓價已達到高位，預計不到2018年還會更高。所以，如果有人認為樓價輕微回落，是政府一些措施所達致的目標，我們認為必須避免這種錯誤解讀。施政報告顯示行政長官這次終於願意聆聽工會的意見，把公私營房屋比例由6：4調整至7：3，整體上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即時撥出數幅私人土地興建公屋，這是值得讚賞的。

大家都問調整比例之後，如何達致目標？如果沒有實際土地配套來達致7：3的比例，我很擔心只是紙上談兵，最終令成功解決住屋問題的美夢幻滅。政府2012年宣布重建華富邨時，我們已經提出必須考慮重建22條屋邨的先後次序，或應該訂立時間表。

居屋售價作出了五二折的調整後，大家都希望抱着這個救生圈。但是，未來5年的資助房屋單位只有26,000個，除以5年，每年不足6,000個，而我們的目標是每年8,000個，即又未能達標。所以，如果政府要真正履行承諾，達致這個目標，請多做工夫，不要令人感到政府說完也只得個"等"字。

第一，全球極端天氣出現的次數越來越頻繁，臨海低窪地方面對風暴潮的衝擊或水浸風險提升，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全面加強有關工作。當然，發展局正進行研究工作，但我們認為必須要加快，因為天氣不會等我們，不會因為我們要研究兩年便在兩年後才刮颱風。明年又有颱風季節，不用等12個月便來到，但該研究需時18個月至24個月，希望政府能急市民所急，加快研究進度。此外，每次出現颱風也會有大量海洋垃圾被吹到岸上。

我說："這些海洋垃圾原本在海上，政府原本應要清理，但現在被吹上岸，你卻跟我說垃圾屬於這個屋苑，真該被'反檯'和被罵"。

關於《戶外燈光約章》的問題。其實，我們在1年多前已質疑《約章》的成效。

此外，關於最受爭議的垃圾徵費問題，很坦白說，我們最近曾落區舉行居民大會，知道其實很多街坊也關心這問題。當然，在上屆立法會曾前往外國參考其他國家經驗的議員也明白，整體而言，香港的環保措施極為落後，其他國家已實行多年的環保措施，我們仍未開始，所以我們認同香港要急起直追。但是，大家會問：究竟垃圾徵費意義何在？

所有產品的包裝，市民也無法選擇，只要他們想吃或想用，便要硬着頭皮買回家，之後可如何減少垃圾？最根本的做法便是從源頭分類。

所以，我們期望局方能夠真真正正在垃圾分類方面多做工夫，讓街坊覺得政府正在協助大家減少垃圾，而不是純粹以懲罰式的徵費來要求市民減少垃圾，因為很多消費者或小市民也覺得除非他們不吃不用，否則便沒有選擇。我最後想說，宜居城市是一個很有願景的說法，事實上，究竟有沒有一個地方是所有人也想搬往居住的呢？

有些參加比賽的同學會慣性地數算，如果有10個利，3個弊，那便是利多一點；相反，便是弊多一點。但是，社會不應用如此簡單的數算方法，而應從對社會日後長遠的影響來判斷。很簡單，如果今天不填海，將來就土地問題的爭拗必然會更激烈、更多和更複雜。如果今天能找到解決未來的土地問題的方法，即填海的話，將來社會的分化、爭拗和矛盾便會減少。事實上，如果能夠減少爭拗和矛盾，對社會已是最大的利益。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再誤導公眾，也不要找東西來爭拗，應真正從解決問題的方法着想。

難得政府願意為20年後的土地供應進行規劃，並制訂如此重要的舉措，議員如果反對，其實只是想延續爭拗，想借助社會的一些負能量來延續反對派的生命和力量，我認為不值得這樣做。

郭偉强議員剛才提到減少爭拗是最好的，我當然很認同，但提出這個富爭議性的人工島方案讓社會辯論的人是誰？我今天本來想就環境政策發言，因為黃錦星局長在席，我想他聽聽，但現在我不得不再就人工島發表意見。人工島計劃是一項城市規劃議題，當中涉及到土地和房屋議題，以及我們應如何使用公帑和分配重大社會資源的問題，影響着香港未來數十年的路向。這項計劃在公帑使用和土地資源分配方面，亦有一些結構性困難和問題，我希望在此一一闡述。當然，我要表明立場，我絕不同意政府貿然花費數以千億元或1萬億元公帑興建人工島。代理主席，我們若要辯論人工島是否一個好方案，便需要在政府處理房屋和土地問題的工作方面着墨，審慎仔細地看看當中涉及的數字和金額。因為我們看到，香港政府在實施多項與土地有關的政策時都是黑箱作業，沒有把所有相關數字和報告公開。

每當民主派建議政府不應填海而應發展棕地時，政府便說發展棕地的難度很高，但事實上，發展局的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報告仍未出台。

最近有媒體報道，地政總署將香島道一幅8萬平方呎的土地，以每月1萬元的地租續租予董建華家族75年。

我曾詢問地政總署有關香港回歸以來的補地價機制和作業流程，包括何時須修訂契約、何時須補地價，以及補地價的計算方式。地政總署署長只是解釋程序，但從沒解釋計算方法或披露已租出土地的價值。

這些例子似乎給予市民一個觀感，就是在政府批撥土地的決定背後，離不開商業考慮因素，離不開地產商以很大的力量左右政府。我們是否可以簡單地說，誰能加入行政會議和參與行政長官選舉，誰便能在土地分配的決策上有較大"話事權"？這似乎是市民一個很強烈的觀感。說到土地分配和城市規劃制度，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均由政府委任，而行政會議、立法會功能界別、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和專責小組的組成，全都離不開與商界和地產商有密切關係的人。所以，不難明白為何地政總署的土地政策有這麼多不透明的地方。

最近，有團體在英國解密檔案中發現一份文件，當中顯示人工島方案是地產商胡應湘在1986年率先向英國政府推銷的，但方案最後被港府以過於龐大和昂貴為由拒絕。胡應湘更透露，今次人工島方案再次被提上議程，是由於董建華問他如何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原來只是因為董建華問了胡應湘一句話，特首便把專責小組的努力拋諸腦後，整個政府都要為他們護航。

如果政府依賴地產商的建議解決房屋問題，會否加深房屋商品化的效果，進一步推高樓價，令政府不能控制？

自回歸以來，歷任政府務求合理化自己與地產商的親近和合作，從"八萬五"政策開始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很多誤導的說法，例如說增加土地供應和建立土地儲備便可以遏抑樓價，解決房屋問題。但是，代理主席，增加土地供應以遏抑樓價，就是人工島最大的賣點嗎？聽起來很理想，但事實是否那麼簡單？接下來，我將會說明，根據香港回歸後的經驗，土地供應和樓宇價格兩者之間的關係受很多因素影響，相當複雜。

我手上有兩份文件，一份是關於港英政府在回歸前出台的都會計劃，討論西九龍填海和搬遷啟德機場後所獲得的土地可如何改善維港兩岸的市區問題，並表示西九龍填海會將九龍面積擴充三分之一。根據該份文件，都會計劃的主要目標是促進香港工商、金融、旅遊及行政中心的地位，提供購置房屋的機會，將人口集中度平均化，訂定土地用途，增加設施，改善市區問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回顧一下：香港在1985年至2000年填海造地超過3,000公頃，而本地樓價指數除了在2000年金融海嘯至2003年SARS爆發期間曾下跌外，便未有回落。所以，在支持填海的意見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政府建立土地儲備便可以影響樓市，甚至增加政府的影響力。我手上另一份文件同樣是在1990年代發表有關填海的討論文件，題為"香港的未來面貌"。文件的其中一段表示，當時有人批評，過度在香港填海增加土地會導致物業市場供過於求，令地產行業萎縮。但是，文件進一步指出，設立土地儲備以審慎地在適當時候作土地發展之用，是一項不同的政府土地供應策略，為配合香港經濟和社會需要而提供充足的土地。

依賴賣地機制來增加政府的影響力是否一個絕對有效的方法，令人質疑。在香港的土地拍賣機制下，新土地儲備流出市場的節奏緩慢，所以不一定能有效影響市場價格。近年，啟德新發展區賣地經常出現破紀錄呎價。2013年有報章揭發，1999年已完工、佔地340公頃的西九龍填海區，在2013年仍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未經發展。由此可見，增加土地供應未必能有效影響市場，更遑論遏抑樓價。單從土地供應的角度來看，不難發現人工島與遏抑樓價之間的關係依然是一個疑問。順帶一提，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目標是加快推出地產商的土地儲備，如此一來，房屋供應將變得由地產商主導。

另一邊廂，由董建華和地產商領導的團結香港基金倡議實施"補貼置業計劃"，"林鄭"遂出地出錢推出"綠置居"和"首置上車盤"。

建制派議員當然會說：你們經常反對，但你們能提出其他方案嗎？我想告訴所有議員和政府，如果我們要守着程序公義，便應留意專責小組將於今年年底發表的報告，並讓市民在考慮眾多方案後取得共識。剛才有建制派議員批評民主派盲目反對。我想提醒保皇黨議員，回歸至今，他們才是執政聯盟，既有行政會議成員，又在立法會佔多數席位，背後還有中聯辦和地產商，權傾朝野。香港的房屋問題一直未能解決，是否因為保皇黨支持政府，寧願與地產商合作也不幫助市民？

香港人正正因為保皇黨緊隨政府的做法而受損，多少"蛇齋餅粽"也無法彌補。香港的政治反映了一個現實，就是由既得利益者決定這個城市的未來，讓這種落後的發展觀霸佔權力核心，阻礙社會進步。在全球主張節能減排、資源整合的時代，保育環境便是發展未來，所以社會應投資發展對生態和環境友善的技術。但是，人工島的發展觀卻依然停留在土地大開發，利用大型基建推動經濟，以追上珠三角經濟融合為目標，令環境需要讓路予經濟發展——所以黃錦星需要讓路予黃偉綸——但宣稱發展與保育需要平衡。

我剛才已就人工島對樓價的影響力提出質疑。接下來，我會談談人工島是否物有所值，以及人工島是否符合香港未來的需要。目前，公私營合作模式在香港面對很多問題，需要檢討。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多項工程接連超支，工程監督無效，嚴重的工業意外不時發生。沙中線醜聞不斷。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的承建商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出現財務困難，需要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直接向M+博物館的多間分判商支付工程費。基建項目建造過程錯漏百出，更甚的是項目落成後使用率不足，遠低於預期。一連串事件均反映政府對外判工務監管不力，政府不是着眼於檢討監督機制，挽回公眾對公私營合作模式的信心，反而向香港人推銷史上最昂貴的人工島方案，進一步導致香港人懷疑政府管理基建工程的能力。這種做法是否本末倒置？大型基建和公私營合作模式，對建造業亦構成一定程度的壓力。根據發展局一份有關"建造業2.0"的報告，建造業未來有五大挑戰，其中3項與人工島有關連。第一，大型項目表現欠佳；第二，工地安全欠佳；及第三，人手不足。政府的數字顯示，在2010年至2017年期間，建造業技術工人的年齡中位數從48.2上升至51.4，遠高於整體勞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而60歲以上的建造業從業員佔行業總人數的23%。這些數字顯示，建造業在招聘和挽留年輕工人時面對沉重壓力。公私營合作模式本身已有很大問題，若再進行更多大型工程和基建項目，對建造業會構成多大壓力？如果工程依然敗壞，令市民沒有信心，會否與建造業互相拖累？近年香港民間不斷指出，大型基建發展是高風險投資，香港土地不患寡而患不均，未來發展方針應轉為逐步完善社區，致力於各項資源管理工作，大動作拓地只是最差、最不理想的手段。人工島方案的發展觀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聚焦於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事實上，1990年代的玫瑰園計劃和都會計劃，已經以跟珠三角互相合作為目標。二十年過去了；1990年代的珠三角和2018年的珠三角與香港的合作關係，怎可能一樣？香港的發展方針不應只是聚焦於經濟發展，亦應關注珠三角環境問題對香港造成的影響。為香港未來做好建設，我們首先需要的不是人工島，而是須應付環境問題和氣候變化的挑戰。經濟融合造成的環境代價，是香港構思發展藍圖時需要處理的事宜。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擬議人工島連接港島西的連接路所在的青洲對開水域，是環境局發表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報告指定需要進行海平面控制的區域。在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的世代做好環境工作，堅持保育，是對珠三角區域發展最重要的貢獻，為香港燃點希望。人工島為何引起這麼大的反對？經過土地大辯論，香港人認識到香港是有土地的，但政府由於害怕既得利益者，很多時都不敢行動。其實，很多支持興建人工島的人均同意，人工島方案是在香港土地政治困局下的妥協方案。人工島象徵着不公平，象徵着向地產商和權貴妥協的態度，所以我發言反對興建人工島。我認為香港人一定要努力提出反對，為了土地公義，守護香港。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香港人何時同意政府"開大水喉"花1萬億元做這項"海市蜃樓"的計劃？大家都知道，建制派議員也說，香港現時有27萬人輪候公屋，土地供應不足。

我無謂再花時間談論"明日大嶼"的1萬億元填海工程，我想談談"土地共享"。

他說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是管治道德腐敗的最佳寫照。

除非政府真的下定決心確保有土地供應，動用現時天天"曬太陽"和地產商囤積的土地，否則便是虛偽，只說不做。

我要對政府說，如果政府這次再"跪低"，香港便會繼續做"垃圾山"。剛才我聽到建制派有一個笑話，我真的要說出來跟大家分享。有一位香港島選區的建制派議員說，現在開始多了氣候極端變化在香港出現，包括百年一遇的風暴，令海邊——我想他是說杏花邨和藍灣半島——被垃圾充斥。

有這麼多數據，政府卻不聽取，而是埋頭繼續去推行填海計劃。

但是，建制派保皇黨那些代表市民的直選議員，則不應說廢話傷害香港的將來。一旦進行這個萬劫不復的填海工程，市民等十世也沒有樓住，要二三十年後才可以入住，其間要繼續住"劏房"，繼續等待，繼續經歷輪候居屋的慘烈情況——這令我想起電影"屍殺列車"；可能要擠入去、爬入去，差點打破玻璃才拿到一張籌。可是，政府仍然無動於衷，提出這種傷天害理的填海計劃。這不容於香港！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剛才多位議員提到"明日大嶼"，朱凱廸議員特別提到有關"明日大嶼"未來的種種研究和以往進行的研究是否有關係。

住戶數目增長40多萬；"劏房戶"，即居住環境欠佳人士約有10萬戶；因為重建而需要安置的人士約有30多萬戶；其他主要由流動人口組成的住戶，如非本地學生，則略多於10萬戶；合共90多萬戶。再考慮到私人住宅亦有空置率，因此需要100萬個住屋單位。

然而，正如政府多次指出，《香港2030+》的推算其實趨於保守，沒有顧及香港人希望增加居住面積的訴求，也沒有顧及香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種種住屋需求。因此"明日大嶼"，特別是第一期的交椅洲項目，正好能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政府亦清楚表示，已決定在首階段於交椅洲附近填海1,000公頃，這與專責小組在公眾參與工作中提出的、當時名為"東大嶼都會"的1,000公頃土地不謀而合。所以我們認為，專責小組於12月底向政府提交的報告，在這方面的建議和觀察將極具參考價值。

就房屋單位數目而言，若在交椅洲可以興建15萬至26萬個住屋單位，當中105,000到182,000個屬公營房屋。

大家熟悉的東涌擴展區、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洪水橋新發展區，以及現時推行的元朗南新發展區，加起來的公營房屋只不過是129,000個。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由2008年開始規劃，我們明年將會提交立法會審議，希望立法會會批准撥款開展主體工程和展開收地工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目前每年供應的公營房屋是28,000個單位，交椅洲的182,000個單位可以滿足我們未來六七年的需要。

首先，交椅洲讓我們有機會——其實麥美娟議員說得很好——紓緩新界西、屯門及元朗目前的巨大交通壓力，讓居民可以由屯門經公路和鐵路到大嶼山和交椅洲，然後到鄰近的市區。

交椅洲亦接近目前的市區，可以讓我們為受市區重建影響的住戶覓得合適居所。

"我們希望來年向立法會就相關研究申請撥款，我們一定會小心充分考慮這些憂慮。簡單來說，目前我們每年在工程方面的公共支出已達1,000億元，而交椅洲填海的費用大約為1,300億至1,500億元。如果我們將這項工程和連帶的基建設施的費用攤分十多二十年，每年則只需支付數百億元，香港絕對有財力應付。剛才亦有議員指出，即使不興建交椅洲人工島，我們也需要考慮興建一些交通基建，即剛才提到的十一號幹線或另一條鐵路——有說法是半條荃屯鐵路——途經大嶼山，再到交椅洲和港島。所以，交椅洲的出現，正是為這些急需的基建提供更強的理據。剛才我最驚訝的是聽到有非建制議員表示不支持進行研究。

接下來需要進行一些程序，首先我們需要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在研究期間，我們會收集很多數據，讓我們可回答各項問題。因此，若有議員一方面指政府很多假設和數據沒有依據，但另一方面又不支持我們進行研究，我只能說這是自相矛盾。

但我在此必須一提，由1980年代開始到2011年至2014年，我們也有進行填海方面的研究。當時為何會選擇中部水域，除了因為水比較淺外，海洋生態的敏感度也是較低的，這是基本的原因。儘管如此，我們未來的研究仍然會小心考慮這些方面的問題。在同樣的需求下，若能增加土地供應，價格當然會下跌，賣家的能力會相對低，這是基本的經濟道理。

有議員提到短期租約用地和臨時政府撥地。專責小組的文件已經說得很清楚，無論短期租約用地或臨時政府撥地，大部分位於工地或施工區。當有關設施完工後，相當部分的用地會成為該設施的一部分。至於未批租和未撥用的空置政府用地有800多幅，但這800多幅土地大部分均少於500平方米。換言之，它們難以獨立用作發展高密度住宅。

有不少議員提到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亦問及為何要進行這計劃？為何不在全港建立新發展區？第一，香港的法制尊重私有產權，要收回土地一定要符合一些確立的前設條件，例如收地作公共用途，包括興建公屋和道路。至於公共用途是否存在，則要先透過規劃，才能予以確定。目前而言，政府的規劃資源有限。

因此，剛才有議員提到，興建一個新發展區所需要的時間未必較填海少，很遺憾地他是對的，我希望未來不會這樣。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有方法善用市場力量，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其中一個好處是不需單單倚靠政府主導的規劃，因為我們的人手資源確實有限；第二，政府基本上不用收地，因為私人土地擁有人手上已有土地；第三，我懇請議員研究一下何謂公眾利益。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工廈活化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馬逢國議員提到活化整幢工廈時，政府指定用途的10%樓面面積可否包括康樂用途，這是我們樂意考慮的。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向立法會解釋活化工廈計劃的詳細情況。我們覺得馬逢國議員的看法符合我們本來的想法，即那些一直在工廈營運的商業活動，只要不構成消防的隱患，亦不會與商貿活動在租金上有競爭，便可以繼續營運，這其實也符合我們本來的計劃。最後，有關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林卓廷議員關注到圍標問題，政府對此亦表關注，並承諾會與市區重建局好好把關，做好反圍標的工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有關議案。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議員就藝術文化和體育發展的發言。請讓我進一步說明有關這兩方面的情況。我們今年將會推出一項全港性社區體質調查，由於市民的體適能水平與體能活動量關係密切，同時亦可反映其運動參與程度，是評估體育普及化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標。所以我們建議進行全港縱貫性的社區體質調查，協助訂定推廣體育普及化的長遠目標和方向。我們亦將透過跨局跨部門協作，包括教育局、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等，共同推行與健康生活有關的工作。我們正就體育總會的資助計劃進行檢討，一方面會檢討計劃的資助範疇及金額，另一方面檢視如何提升體育總會的管治水平。我們計劃在明年推展首階段的優化措施，增撥資源予受資助的體育總會參與海外國際賽事和各代表隊的訓練，以及提高對清貧運動員的資助。近年香港運動員在國際比賽屢創佳績。香港代表隊在今年的亞運會和亞殘運也有歷史佳績。我們會繼續支持精英體育的發展，協助運動員在2020東京奧運會和未來其他國際大型運動會中爭取佳績，包括加強對運動員在訓練、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等各方面的支援，以及積極研究提升香港體育學院的設施。回應黃定光議員多加規劃和建設康文設施供市民和旅客使用的意見，政府正着手興建新的設施。政府正落實啟德體育園計劃，預計在今年年底將會批出合約，並期望在2022年至2023年間完成工程，以提供世界級設施推動體育全面發展，吸引更多國際級體育項目及賽事來港。與此同時，我們會繼續落實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增加和改善地區康樂設施，推動全民運動。在過去的兩個立法年度，已有10個項目獲得立法會批准撥款，我們將繼續、陸續提交其他項目的撥款申請，亦希望屆時議員能夠支持。另外，政府今年年初宣布撥款5億元，推行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目的是鼓勵更多的私人和商界贊助大型體育活動。我們希望盡快得到立法會批准撥款，讓計劃可以在2019年展開。馬逢國議員關心支援藝團的問題。政府為支持本地藝團製作更多高質素的表演節目和藝術活動，由下年度起增加對各大小藝團的資助，包括增加9個主要藝團的經常性資助約一成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約三成撥款。來年我們會再度增加這些資助。未來數年，政府將繼續支援藝術家和藝團到內地和海外演出及舉辦展覽，協助本地藝術家開創更多機會。政府將會於明年11月在上海舉辦名為"香港節：藝匯上海"的活動，以展示香港藝術文化，香港的藝團將會參與其中。政府了解到社會對增加香港表演場地的需求，並正努力開拓新的場地。除了西九文化區外，現時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全港共有16個不同規模的表演場地，遍布多個交通便利的地點。為持續提升文化硬件，政府會預留200億元，在未來10年改善及增建文化設施。政府規劃或興建中的文化表演設施，包括興建位於牛頭角的東九文化中心、為位於粉嶺11區的新界東文化中心進行施工前期工序，規劃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的發展，以及計劃擴建香港大會堂及翻新香港文化中心等。其中東九文化中心預計於2020年落成。政府向藝發局提供額外撥款，以支持藝發局營運更多藝術空間。藝發局已透過"青年共享空間計劃"，從私人業主租用約16,000平方呎的樓面面積，以低於市值租金出租予藝團和藝術家。藝發局將繼續與私人業主商討，透過"青年共享空間計劃"於其他物業發展藝術空間。容海恩議員提出康文署場地售票的安排，我們將會在11月，與議員進行交流及商量。至於馬逢國議員提出要支援本地出版業，康文署近月與業界溝通，正探討透過增撥資源，推出一個先導計劃，以促進本地出版及文化創作發展。最後值得提及的是，今年是西九文化區發展別具意義的一年，首個主要表演藝術場地——戲曲中心將於今年年底啟用，明年1月正式開幕，有助培育年輕戲曲新秀和推動戲曲創作，為傳承和發揚戲曲藝術添注動力。多項主要文化藝術設施快將投入服務：自由空間將在明年啟用，呈獻嶄新的藝術體驗；M+大樓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後，兩座世界級博物館將在維港海濱互相輝映；演藝綜合劇場的上蓋工程亦即將開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下一步將優先推展音樂中心。政府會繼續監察和協助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策劃、發展和營運各項文化藝術設施，以實現西九文化區的願景。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感謝議員就運輸及房屋政策所表達的意見。我會先後就這兩個範疇作出回應。以公共交通為本，持續推動智慧出行是我們的運輸策略方針之一。香港市民使用公共交通的比例高達90%，當中每天有超過400萬人次使用專營巴士服務。

我們正全速為推行有關建議作準備，目標是於明年年初完成相關附屬法例的修訂，以便施行有關建議。為進一步提升專營巴士的營運安全，讓市民享用安全、可靠、有效率及實惠的專營巴士服務，施政報告建議預留約5億元，資助專營巴士營辦商在合適的現有巴士上加裝3項安全裝置，包括有助加強車輛穩定性及減低翻側風險的電子穩定控制系統、具減速功能的車速限制器，以及在途經快速公路並較少停站的長途巴士路線的巴士所有上層座椅加裝安全帶。我們建議資助專營巴士營辦商八成相關費用。我們預期資助計劃於2019-2020財政年度內推出。為了進一步便利乘客計劃出行，施政報告建議為專線小巴出資研發資料收集系統及流動應用程式，並在全港約3,300部專線小巴安裝全球定位設備，讓乘客透過運輸署網站及"香港出行易"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取得專線小巴路線實時到站資訊，而相關數據亦會以機器可讀格式透過政府"資料一線通"發布予公眾使用。與此同時，專線小巴營辦商可利用相關數據作車隊管理，以提升營運效率；而政府亦可應用有關數據作交通管理或運輸策劃等用途，例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乘車習慣及市場需求等。我們會在未來3個財政年度推行有關建議，預計實時資訊系統可於2022年正式啟用。我們將於2019年1月1日落實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減輕市民的交通費用負擔。在計劃下，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開支若超出400元，政府會為超出400元的實際開支提供25%的補貼，補貼金額以每月300元為上限。市民無須就計劃提出申請。市民將可於明年2月16日起開始領取1月的補貼。運輸署已於上星期四就計劃的運作詳情舉行簡介會，市民亦可瀏覽為計劃專設的網頁進一步了解計劃的詳情。就復辦中環―紅磡渡輪航線及試行水上的士服務的籌備工作，運輸署正規劃更具體的渡輪服務方案以諮詢相關持份者，以期為紅磡海濱注入活力。早前，有多位議員就三隧分流隧道費調整方案，表達了寶貴的意見。我們很高興大部分議員均贊同三隧分流的方向，不過就如何落實有不同意見。我想指出，政府的建議方案可帶來四大成效：第一，有效紓緩過海交通擠塞，縮短繁忙時間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的總車龍達一成至四成，並減省過隧道時間多達13分鐘。第二，釋放現時受過海車龍阻塞的多個港九交通分流點，減低對非過海交通，包括大量每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的影響。第三，私家車和電單車駕駛者，以及的士乘客，由2020年開始至西區海底隧道專營權屆滿前，只須繳付指定隧道費，不用再承受西隧隧道費加價的壓力。第四，整體社會受惠。現時在繁忙時間乘坐專營巴士過海的市民，每天高達60萬人次。三隧分流方案可以使路面交通暢順，不僅便利駕駛者，亦令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廣大市民節省出行時間。方案每年可節省約8億元的社會成本，以及每年減少經車輛排放產生的約3,800公噸二氧化碳，改善空氣質素。我必須強調，政府是以具科學基礎及分析大量數據的交通數值模型作推算，並曾仔細分析不同的收費水平方案，才建議現時的隧道費水平。我們留意到有不少意見認為應修改方案，例如調低建議的紅隧和東隧隧道費的加幅、進一步降低西隧的隧道費，或以現時3條隧道的隧道費合計總額為調整上限等。顧問的研究數據顯示，這些建議會導致東隧的擠塞比不實施三隧分流更差，亦會令西隧的車龍阻礙非過海交通，因此並不可行。就議員表示，東區居民縱使東隧加價仍然會繼續使用東隧，我必須澄清，只要部分駕駛者轉用其他隧道，或選乘公共交通的人士多一些，對整體社會以至市民都會帶來裨益。我們將於本月16日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議員詳細介紹和討論三隧分流方案和有關研究數據。希望議員能支持這個令整體社會和廣大市民受惠的方案。在鐵路基建方面，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已於2018年9月22日開通，並於翌日正式開始營運。自西九龍站投入服務以來，"一地兩檢"安排一直運作暢順，首月已向超過160萬人次提供便捷的通關體驗，讓乘客往返內地與香港的行程更為方便。我們現正推展沙田至中環線，有鑒於紅磡站的連串事件及相關調查工作，大圍至紅磡段的通車目標日期需要再作檢討。我們會繼續協調及監督沙中線的建造工程，以期項目能早日完工通車。屆時鐵路網絡會涵蓋全港逾七成人口居住的地區。經歷9年建設，港珠澳大橋在今年10月24日正式開通供市民使用。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南面連接路的主線工程，即通往市區方向的北大嶼山公路段，亦與港珠澳大橋同步開通，便利市民使用港珠澳大橋，以及紓緩大橋開通後機場島上道路的交通壓力。至今，大橋香港口岸、機場及東涌附近一帶的交通運作大致暢順。為了處理開通初期穿梭巴士在高峰時段人流集中的情況，運輸署已於上星期與跨境運輸和旅遊業界推出優化措施更好理順人潮。

政府會繼續推展"香港好.易行"，創造行人友善環境，鼓勵市民安步當車。措施包括將會以中環及深水埗作試點，研究及試行以創新的方法，締造舒適寫意的步行環境。此外，除了繼續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推展遍布各區的250個為現有行人通道提供無障礙通道設施的項目外，路政署將於2019年上半年為符合現時計劃範疇、分布全港多區餘下共120多條行人通道的加建升降機建議展開可行性研究，以盡快推展當中可行的項目。接下來，我會就房屋方面作出回應。房屋是本屆政府最關注的民生問題。目前我們的房屋問題無疑是十分嚴峻，但政府有決心，亦都會盡最大努力，提供適切和可負擔的房屋，協助市民安居和改善居住環境。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指出，房屋持續供不應求，公共租住房屋的平均輪候時間不斷延長，私營房屋的價格已超越一般家庭的負擔能力。政府會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調撥更多土地作公營房屋。

政府亦會檢視《長遠房屋策略》未來10年房屋供應目標中的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政府一直按照《長策》每年更新10年房屋供應目標。我們在2017年12月公布，在2018-2019年度起10年期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6萬個單位，當中公私營房屋的比例為60：40。我們正就新一個10年期的房屋需求進行推算，並會按既定程序於今年稍後公布有關結果。我明白，社會人士對於《長策》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公私營房屋比例應否維持60：40，有不同意見。在制訂下一個10年房屋供應目標的時候，政府一定會充分考慮這些意見。有議員質疑政府應否為市民提供資助出售房屋，今天亦有議員就這方面發表不同的意見。對有經濟需要、無置業訴求的家庭，政府會盡最大的努力，為他們提供公屋，讓他們居有所安。但是，廣大市民對自置居所有巨大的需求，正如剛才亦有議員提及，資助出售房屋無論是綠表置居計劃單位，以至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均出現大量超額認購的情況，正正反映市民對自置居所的渴求，對重塑置業階梯、燃點希望這項政策的全力支持。施政報告亦建議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考慮推行3項新措施，以促進公營房屋資源的合理及有效運用。首先，政府建議房委會參考房協"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的實施情況，考慮加入計劃讓房委會資助出售單位業主亦可將未補價的單位分租給有需要家庭。房委會會檢視房協現時計劃的推行，作仔細考慮。剛才我亦都聽到議員就這計劃發表意見。我會參考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構想，以至把整個單位出租的建議，希望在檢討計劃過後，可以適當地加快和加強現有公營房屋的流轉，以及讓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得以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第二，政府接納房協的建議，讓房協在其轄下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試行一項"長者業主樓換樓先導計劃"，讓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業權滿10年的業主，可在未補價的第二市場出售其原有單位後，購買一個面積較小的單位。

第三，施政報告亦建議房委會推出一項新的優惠措施，容許所有家庭成員均年滿70歲的全長者寬敞戶在調遷至較小的單位後，享有終身全免租金。房委會會就推行計劃作出預備。施政報告亦提到行政長官於2018年6月公布的6項房屋政策新措施。

以2018年推出的居屋銷售計劃為例，在新的定價機制下，售價會從3月開售時的七折降低到現時的五二折。不過，這個五二折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折扣率。未來每一期居屋銷售的時候都會按照上述機制，基於當時的數據，例如非業主家庭入息中位數，以及居屋單位的評定市價，來決定整體售價折扣率。因此，未來的折扣率可能高於或低於今期的五二折。6月29日宣布的另一項措施，是政府邀請市區重建局將其位於馬頭圍道的非合作發展項目改作"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協助不符合居屋申請資格、又未能負擔私營房屋的較高收入家庭置業。我們預計馬頭圍道項目可提供450個首置單位，最快將於今年12月預售。另一項措施是政府已改撥9幅原本計劃在未來數年出售的用地為公營房屋用途。這些用地預料可提供約10,600個公營房屋單位，有助收窄較後期公營房屋的供應短缺。施政報告宣布，為了協助房協重建老舊屋邨並藉此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政府決定將其中1幅位於啟德的用地撥給房協用作重建真善美村，然後在真善美村原址分期重建樂民新村。我們正在敲定將這9幅土地用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具體建議。第四項措施，是政府會修訂《差餉條例》，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徵收額外差餉。政府計劃在2018-2019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額外差餉會在有關修訂條例獲立法會通過並刊憲後生效。雖然額外差餉尚未實施，但我們留意到宣布新措施後，不少發展商積極推出"貨尾"單位發售。截至2018年9月30日，約有8,900個"貨尾"單位，較上一季的數字減少300個單位。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情況。第五項措施，是地政總署已修改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以增加市場的透明度和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這項新規定已在措施宣布當天即時生效。新規定生效後，地政總署在今年第三季共批出12份住宅項目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約7,000個住宅單位，批出單位數目是自2005年第一季以來的高位，當中4個項目已推出市場發售。地政總署和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會繼續監察預售樓花活動，確保措施運作暢順。要切實長遠解決香港人的住屋需要，我們必須想方設法開拓土地，所以"明日大嶼"的確是我們香港人的希望。但是，由於現時覓地建屋需時，政府在推行長遠房屋政策及措施以外，會協助及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及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紓緩輪候公屋家庭，以及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政府已成立專責小組，進一步協助及促成更多由民間機構推動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我們感謝多位議員剛才對過渡性房屋的支持，以及對"劏房"住戶的關注。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正全力推進，讓生活在不適切居所的家庭見到機會，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主席，交通及房屋對每名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極為重要，政府有決心應對問題，並已在本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新措施，積極回應社會訴求。社會不同持份者或會對某些措施意見不一，但政府一直以整體公眾利益為依歸，並會繼續努力凝聚共識，邁步向前。主席，我謹此陳辭，並呼籲議員支持致謝議案。

第四個辯論環節結束。現在進入第五個辯論環節。辯論主題是"鞏固優勢、優化管治"。這個環節涵蓋7個政策範疇，分別是：法治、司法及法律事務；行政立法關係；廉潔政府；政制事務；地方行政；人權；及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有意在這個環節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提高司法機關人員的退休年齡，確實有助司法機關保留所需的人才，讓司法機構能有足夠的人手和資源繼續運作，並讓具豐富經驗的法官可以繼續工作至70歲或75歲，這是非常重要的，亦是對司法機關很重要的改變。除了提高法官的退休年齡外，我們仍然需要積極聘請法官，因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仍然有8個空缺，我知道當中有數個空缺可於明年填補，但仍然有4個至5個空缺，並已經存在很久。

所以，我懇請司法機關——司法機關的代表今天不在席——必須積極聘請法官。

事實上，關於每年的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我也會詢問司法機關有甚麼需要或改善的地方，或需要甚麼資源和配套。

因此本地國歌法的條文必須非常清晰，不能有任何灰色地帶，令市民誤墮法網。我相信審議本地國歌法需要很長時間，很多議員對此也表示關注。我希望局長盡早向立法會量提交一條內容清晰及沒有灰色地帶的本地國歌法，相信屆時會有很多議員提出多項意見。

當中發生了甚麼事？

廉署是否真的獨立運作？這些全都是市民心中的問題。《廉政公署條例》已經實施差不多40年，實在有需要檢討廉署的運作究竟是否仍然透明和獨立。

大家都知道，很多中產人士打官司，須承擔的風險非常高。他們很多時候會傾家蕩產，可能連樓宇也要出售，就為了打官司，這情況絕對不健康。我們經常說香港是法治社會，這一點很重要，但當大部分人沒錢打官司，其實對本港的法治是很大的諷刺，對法治基礎亦有很深遠的影響。我樂見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到擴大法律援助服務，令更多人受惠。但問題是，實質的工作是甚麼？

究竟要改善甚麼？

香港大律師公會多年來在建議書中指出，這是絕對可行的，而法律援助署現時財政亦非常充裕，能夠支援處理更多不同類型的案件。

所以，普選的問題必須要提出，亦不可以當作不存在。這方面的工作確實要繼續做，我們不可以停步。在過去一段日子，我留意到律政司司長為了發展香港的仲裁服務及香港的法律專業服務，確實走訪了很多地方，亦很努力。我建議律政司司長在第三方資助仲裁的法例生效後，可以檢討下一步如何推動香港作為仲裁中心的發展，有甚麼其他工作可以做？當然，我們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在很多領域上亦超越新加坡。當然，人家的競爭力或靈活性亦很高，他們看到我們做甚麼工作，便會跟隨。我認為香港還有很多可以發展仲裁服務的空間，我們還有很多優勢尚未展現出來。

很多人認為，儘管說香港的法治及"一國兩制"有多好，但別人看到負面新聞不斷發生時，亦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及發展仲裁的能力。各方面環環緊扣，香港所有的管治問題，香港所出現的各種問題，都會影響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及別人對我們的看法。在中美貿易戰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我和公民黨的議員將會多走訪不同的外國議會及與外國官員會面，了解他們對香港有何看法，對"一國兩制"現時的成效有何看法，以及向他們表達香港不應被牽涉在中美貿易戰內的意見。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下從來都是一個不同的體系，我們從來都是一個法治社會，尊重世界貿易組織所訂立的規則，亦從來都跟從這些遊戲規則。美國對中國提出的多項指控，我們今天不處理，因為對香港而言，這些指控都不成立。所以，我們到訪美國國會及一些政府部門時，也對他們說香港不應該被牽涉在中美貿易戰之內。在最後數分鐘，我也想說，香港是否仍然享有"一國兩制"，在"兩制"下的差異是否仍然存在，將會決定美國及其他外國國家如何看待香港。如果"一國兩制"不斷下滑，"兩制"的差異越來越少，只談"一國"不談"兩制"，人家會如何看待香港呢？就只會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失去獨立性。當我們失去獨立性，而外國要制訂一些對華政策時，便會同樣看待香港。

所以，我呼籲政府官員要好好看清楚現時的形勢，看清楚現時在中美貿易戰下，香港有甚麼特殊地位可以好好發揮，這樣不但能幫助香港，亦可以幫助國家。多謝代理主席。

這個辯論環節的標題，是"鞏固優勢、優化管治"，但事實卻剛好相反，是"蠶蝕優勢、劣化管治"。香港人現正不單見證新聞，也見證歷史，見證香港如何逐步被消失。由新聞界的馬凱，藝術界的巴丟草，到文學界的馬建，香港是一天一驚嚇，其代表的新聞自由、表達自由、言論自由，在"林鄭"的管治下完全蕩然無存。

要令香港消失，單是高鐵的"一地兩檢"，已在地理上扭曲香港。然後是港珠澳大橋，就好像是一條臍帶般，邁向母體，邁向祖國。大家心中有數，這是甚麼心理上的標誌。

在文化上，就廣東話而言，教育局局長曾說，"除在香港，廣東話基本上是沒有未來的"。由香港人出錢興建的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本來是好事，主要是宣揚粵劇。

所謂的家庭團聚申請，涉及假文件、假證件、假結婚的個案比比皆是。

政府以近乎無耻的嘴臉，說單程證用作家庭團聚，完全沒有問題，我們反對的話便是錯誤。

"林鄭"說了一番話，大致的意思是：有議員要求政府就動物權益的議題做一些工夫，而我在施政報告內有兩大段作出回應。維護動物權益根本是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做的事，並非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的交換條件。

她完全不理解何謂真正的良好管治，她甚至以為可以收買民主派的人心，這是錯誤的。良好管治應與收買人心無關，不要以為向每個界別派些"甜頭"或好處，讓大家開心，香港便穩定。

有人告訴我，馬建應該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

問題是，我有理由相信，上次更換新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時，他沒有續期，所以他現在未必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

他會重讀英國大文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

代理主席，特首上任一年以來，看得出她很積極用心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她每個月也來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回應社會熱點議題，釋除公眾疑慮。以目前來看，社會整體氣氛良好，各項民生政策亦暫時得以順利推行。然而，市民關注的房屋問題一天未能解決，社會便始終有不少怨氣。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計劃，透過填海造地為下一代解決房屋問題，但是綜觀前兩天的辯論，這個願景難免再被政治化，成為反對派攻擊政府的彈藥。即使特首多麼積極有為，推出了不少惠及民生的政策，一些有既定立場的人，始終會在雞蛋裏挑骨頭，為反對而反對，因為他們不反對便會喪失他們存在的價值。

不過，對於任何推動"港獨"或所謂"自決"的本土言論和行徑，我們都沒有任何妥協餘地。政府必須不遺餘力地反對、依法取締"港獨"組織。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是《基本法》訂明的。對於牽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事宜，特區政府必須立場堅定，毫不手軟，而且應該認真考慮開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事宜，這也是中央對特區、對憲制的要求。代理主席，反對派經常說"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我有時候覺得他們說得也對，因為他們從來不把"一國"放在眼內，而將"一國"和"兩制"等量齊觀，企圖透過"兩制"來打擊"一國"。

所以他們一方面說反對"港獨"，一方面卻盲目反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第二十三條喻為洪水猛獸，誤導市民。代理主席，前兩天《星島日報》有一篇報道，透露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先生認為查良鏞先生和查濟民先生提出的"雙查方案"，其實具有高度智慧，如果當時的方案落實，香港可能已有民主。而關於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我直接引用報道如下："多年前，李柱銘就曾私下直言，03年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在最後作出3項重要修訂，'剝去三隻大牙'後，其實已是可以接受。他慨歎當年若董建華能公開宣稱，3項修訂是接受了民主派建議，二十三條或已經通過。"當然，這是李柱銘先生私下所說，我不肯定可否考究，但我覺得他作為民主派法律界有分量的人，他的說話應該有分寸，值得反對派朋友深思一下。如果反對派議員真的是為香港好，想香港人有民主，那麼敢問：你們過去除了凡事必反之外，究竟為香港民主進程做了甚麼？

時至今日，"港獨"以及國家安全問題較10多年前更為複雜，國際恐怖主義抬頭，國家之間也明爭暗鬥。以前法例上一些可以從寬處理的地方，可能已經不合時宜，立法的程序必然更加複雜和困難。話雖如此，特區政府亦責無旁貸，與其等待一個合適時機展開立法，倒不如及早謀策，仔細研究，釋除市民疑慮，及早履行特區應負的憲制責任。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想以餘下發言時間談談有關公務員的問題。我參選時提出要增加經常性開支，以紓緩政府部門，特別是"建測規園"部門人手不足的問題。政府回應指本年度整體公務員的編制增加3.7%，是近年來最多，這點我表示感謝。不過人手增加後，工作環境有沒有相應改善？

希望政府可以從速改善，決而有行。接下來是有關器材和設備的問題，智慧城市需要智慧政府，但政府很多電腦硬件和軟件都非常過時，甚至相關的桌椅設備也未能配合公務員的工作需要。政府對外倡議職業安全健康，但對自己的員工會否又是說一套、做一套？

部分公務員只懂按本子辦事，抗拒接受創新的科技和做法。業界不時會提出一些更環保、更省錢、更美觀、更有效率的新建築技術或用料，我希望相關部門不要事事都要求相關人士提出有何先例可援，這樣便談不上如何創新了。我曾提議在某些政策局或部門設立負責創新和研發的專責小組，協助業界推動創新。我認為這個做法比由單一的政策局或統籌辦事處負責，成效會更高。施政報告提出加強公務員的培訓，強化他們在應用創新科技等方面的執行能力，我完全認同。但有關培訓不應只在擬議的公務員學院推行，應該鼓勵和支持公務員參加更多外間的講座、展覽、研討會、進修課程，以及和相關業界一起參與考察活動，讓他們與私營業界和專業人士一起上課、討論交流，這樣才可以了解業界的運作、新思維和新趨勢。施政報告亦強調要加深公務員對國家發展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認識。的確，現時仍有一些公務員過分以"香港本位"來思考，對香港附近城市的發展了解不多。要改變這種情況，最佳辦法是讓他們親身到內地城市多走走、多看看。而公務員事務局和有關部門的首長應在工作安排和假期審批上盡量配合，避免令公務員犧牲自己的假期才有機會到內地上堂和考察。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閣下提出的致謝議案。

這是"林鄭"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主題是"堅定前行燃點希望"。但是，依我們看來，口號應該改為"寸步難行掩飾絕望"。

他們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如果施政報告不是在10月初而是這個月才發表，當中的內容可能要作大幅修改，因為沒人會想到在短短一個月內，本地經濟環境會進入下跌的周期。在10月初，最多只是一些住宅業主劈價一兩成沽賣，或是成交價低於銀行估價，但我們真的沒有想過在兩星期間，恒生指數會由高位下跌兩成。港匯現時徘徊在7.84、7.85甚至是8以上的水平，仍然承受加息的壓力。

有些朋友又有另一些看法，認為如果施政報告按計劃行事，在明年討論"明日大嶼"計劃時，經濟有可能會加速失衡。加速並不是經濟差那麼簡單，而是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可能是要回應某些建制派同事的批評。他們指泛民或反對派經常反對政府的大型基建計劃，欠缺長遠目光，不懂得宏觀考慮香港作為大中華地區，特別是珠三角發展，即我們以往常說的"九加二"或11個區份的窗口，欠缺大局的眼光。

以國際城市來說，花上千億元或萬億元在基建發展，在已發展地區中實屬少數，除非國內出現很大的動盪或不安。香港曾在1990年代提出玫瑰園計劃，站在中方的角度，這是港英時期最後一次"打劫"的機會。不過，事實上，在1990年代初提出這項計劃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要穩定香港人心。由於大家都不知道1997年會是甚麼光景，所以政府便大灑金錢促進投資，穩定本地的既得利益者，即本地財團，令它們留下來繼續賺錢。這是香港歷史上最明顯的大型基建計劃，而且並非純粹經濟的考量，是政治上的考量。有人指出，如果按照現時的國際局勢來看，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可能會更擔心是否有需要盡快在明年落實所有事情。

在政府眼中，"明日大嶼"計劃不止為香港好，也為中國好，更是為整個華人社會好的重大發展。政府投資1萬億元進行填海工程，這筆開支等於數個國家十多二十年的發展計劃。問題是在政府眼中，這是一項很光榮和值得驕傲的計劃。

一個正常的政府面對這種狀況，必定會問究竟哪裏出錯？

一個如此豪情的計劃落到民間，卻變成這麼悲情，是信心的問題。

我們並非害怕經濟搶掠或害怕庫房的錢被取走，而是認為在背後必然存在社會人心或文化因素，所以我們必須更加深刻了解香港社會發生甚麼事情。腐敗有數個方面，第一，是制度上的腐敗。其實，市民在"明日大嶼"計劃公布當天已作出反應。為何這是制度上的腐敗？政府在發表這項計劃時已說明，這是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並已由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進行諮詢。可是，正如很多人指出，諮詢委員會提出所謂公私合營的說法，最終也是有利於財團。

事實放在眼前，公私合營的結果就是利益輸送。當年某計劃公布時，在圖則上有兩條路貫通某大財團所發展的愉景灣，而當天該財團的股價便逆地產股價上升7%。當然，到了正式討論的時候，發展規劃已不見那兩條路線：一條是鐵路，一條是道路。

除了土地不足外，真正的原因是，無論愉景灣或馬灣根本就是公私合營的惡果，政府沒有任何權力要求集團就一些可能違反社會正義的行為作出反應。

這便是制度的腐敗，令我們認為公私合營計劃只是政府高層的利益輸送，甚至裙帶網絡及政治交換。難道有人會相信這是為公眾利益或香港房屋的長遠規劃着想嗎？連政府也是"無皇管"，這是制度腐敗的其中一個元素。

這個問題所涉及的並非單一事件，也不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獨佔香港主要交通的問題，而是1997年後政府的承建制度問題。

事件中所牽涉的承建制度，與"明日大嶼"計劃有關，因為發展"明日大嶼"也必然牽涉很多承建合約。政府的考慮因素是要快及便宜，尤其是現時面對批評，所以一定要壓低造價，價低者得。

政府不是"很打得"的嗎？

"山竹"事件已足以證明政府在公共管治上的腐敗。特首早在清晨5時已經知道兩間巴士公司不能提供服務，但她卻不知道香港有很多人乘坐巴士上班。根據運輸署《2011年交通習慣調查》——是每10年進行一次的調查——在公營交通方面，全港有兩成七人乘搭巴士，另有三成人乘搭港鐵。

這正是公共管治的腐敗，局長竟自稱是社福界的學者出身。

當然，她美其名是為他們的健康着想，所以無論怎樣做也可以，因為香港人都重視環保及健康。這是公共管治思維邏輯的矛盾，她無法解釋為何不全面禁煙，但卻全面禁售電子煙。

這是公共管治思想上的腐敗，而且不是貪腐那麼簡單，是腦袋死亡。

有一名的士司機在隧道的收費亭被警員拘捕，然後登上警車，在一個月後傷重不治。

不過，結果如何還要看律政司，我當然不會干預司法獨立，只是替一名市民反映意見而已。試問怎可能以這種方式包庇整個管治團隊的腐敗？現行制度有何規範呢？

執行法紀的警務人員屬於紀律部隊，這樣給"Like"對嗎？

警隊理應有既定的指引和程序，這是文人領兵的習慣，也是英國留下僅餘能夠控制警權的唯一制度，就是要求警員按指引行事。

這是思想上的腐敗。主流輿論的肅清或社會輿論沒反應是一回事，但議會之內卻絕對不可以這樣。我不是針對個別警務人員，只是想指出整個警隊的思想腐敗。如果不是在"林鄭"的管治下加以縱容，這些腐敗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消防處最近推出一個代言人名叫"任何仁"，從廣告角度來看，這是很好的，因為大家也看到現已有不少模仿或戲仿出現，並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

"林鄭"政府喜歡搞公關，於是整個政府都是為社交媒體而貢獻，設法"呃Like"。

利用熱線電話教急救是否有違反常理？是否思維的腐敗？這絕對不是為了一時方便那麼簡單。

這項計劃只會為香港人帶來更多遺憾，甚至將我們這一代背負的責任變成下一代的負債。

主席，我剛才有機會聽到鄭松泰議員的發言，我差不多支持他九成的意見。我很感謝鄭議員，他發言時有系統地貫穿數個主軸，以提醒我們及政府——尤其是特首，現時香港的處境、價值和心態等問題。

如果沒有大嶼山填海計劃，市民會否認為施政報告其餘的內容可取或不具爭議性？事實上，我相信特首不會不知道，她在施政報告內提出如此大規模的填海計劃，作為長遠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這個項目一定會成為焦點。有沒有好的思維和建議？

然而，她當時卻沒有這樣做，只表示填海是其中一個選項。

我不會引述太多調查。一個親建制派組織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市民反對計劃。公民黨進行的調查亦顯示，多數人認為計劃不能接受。社會人士認為，政府理應盡用過往行之有效的覓地方法，而不是簡單一句便推行填海計劃。即使政府近期密集解釋，社會仍不能接受。

然而，我提醒大家，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給予香港的指示是"有序推進民主"。

主席，有序推進民主不單適用於特首普選，同時亦涵蓋立法會普選。

第三點，我想說說"一國兩制"的實踐、自由和法治。"一國兩制"實踐的成效如何，不能單憑張建宗司長在聯合國所說的一兩句說話。要記住，實施"一國兩制"當然涉及本地及中央的層面；既涉及全國人民的意見，國際社會的看法亦非常重要。

你們中國很多人貪污，為何要懷疑我們的特首？

他說："特首'林鄭'退休後在香港連一層樓也買不起。作為一個官僚的控制防範，我們不得不懷疑，我們不得不看緊。

以前我們從沒想過香港會有"豆腐渣"工程；實情真的令人傷心。

主席，現時市民最擔心的問題，是香港面對中美貿易戰，對本港經濟、民生有何影響，甚至將來會否導致大規模失業。

我們的特首又怎樣回應？

主席，她原來有四大護法：陳智思、史美倫、任志剛和周松崗。

別人可能會反駁說："涂謹申，特首有多項應對措施，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不過，每當談到管治，都要觸及風格的問題。我近日看到曾鈺成先生一篇文章，我相信他是故意發表的。

所以，當權者身邊沒有諍臣，並非偶然，而是當權者的性格造成。

其實，我們正處於一個很危險的處境。

有意移民的人減少了，但他們對本港仍然沒有多大希望。

政府仍要再創造多少時機，才能令市民對推動政制和普選有信心？我不知道改組內閣是否其中一條出路。

舉例而言，中美現正進行貿易戰，香港將來可能會被牽連。

抱歉，我冒昧說一句，社會至今對曾俊華的信任仍較陳茂波多。

對於自以為懂得的事，她當然會繼續做；她甚至會在半夜向司長、局長、處長發放電郵。

主席，我希望今天以較"辣"的言詞發言。

我真的不希望梁振英或與他同路的人，以同樣的思維和競爭心態管治香港。

主席，這個環節的主題是"鞏固優勢、優化管治"。對現屆政府而言，何謂"鞏固優勢、優化管治"呢？

我首先想說說法治上的問題。林鄭月娥很喜歡說，我們要以執法部門為傲，更呼籲市民不要侮辱執法人員。我也不贊成侮辱執法人員，但特首有否想過，是誰令市民近年不斷批評執法部門，尤其令警察的民望每年都墊底呢？原因是特區政府不斷運用執法機構的權力，以國家安全或很多不可告人的理由執行政治任務，最終犧牲紀律部隊的聲譽。

第一，今年六四集會，一些便衣警察在不表明身份的情況下，查問參加集會的學生來自哪間學校，更統計出席學生的人數，試圖阻嚇年輕一代參與六四集會。最初政府不承認，後來才承認。第二，保安局在今年9月24日正式把香港民族黨列作非法社團，禁止該黨運作，但從來沒有解釋究竟何謂危害國家安全。

倒不如當時便把他遞解出境，對嗎？很多人也被政府禁止入境，但政府從來不會解釋原因。

特首還對大家說，不作公開解釋是國際慣例。我想問政府究竟想用這擋箭牌到何時？

這是很簡單的事，不要再塗脂抹粉。

今天有一份國際報紙質疑，香港是否已成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與其他城市沒有分別。美國未來是否會取消《香港政策法》，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會否惡化，外資會否對香港失去信心，整個香港會否因這愚蠢行為而付上代價？請問特首是否能背得起這個罪名？

死因庭三番四次要求警方安裝閉路電視，但可能因為建議沒有約束力，警方便一直拖延，對多宗事故視而不見，請問我們如何能以執法部門為傲呢？

我們因而要求警方公開使用武力和水炮車的守則，但警方拒絕，說會影響行動部署。

監警會主席也曾表示，警方需要公開使用水炮車的原則，以保障市民的知情權。

在這個環節，大家談及政制發展、人權等，我們很多時候也要遵循國際標準。

上次審議是在2013年舉行。

少數族裔人士接受本地語文教育的權利，我們又做到多少呢？我們直到今天連新的課程都未能落實，香港很多少數族裔人士無法達致應有的本地語文水平。家傭的權利方面，我們如何善待家傭？

在過往數年，我們的政治制度沉淪，在許多方面不斷敗壞，"一國兩制"的敗壞令國際社會對香港更加失去信心。更遺憾的是，我們一方面無法實踐民主普選，今年的施政報告指仍未是適當時機重啟政改，但另一方面，"林鄭"所謂的新管治風格是成立一個又一個委員會，繞過一般的行政程序，繞過立法會。不如成立軍政府吧？

一個重要例子是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

但是，政府委任新一屆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擴大其權力。本來該委員會只負責審批發展商自資興建的行人天橋及隧道，現在則"大躍進"，建立第二支團隊，我不知道這是否地產商的e-道。很多私人發展商把新界農地的發展計劃提交予該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考慮後再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給予批准，便可落實推行。該委員會許多成員與地產、建築及工程界有關。傳媒甚至報道，委員會主席黃澤恩家族於上水持有36,000萬平方呎的農地。在發展局網頁，我們看不到相關的會議紀錄。

政府究竟想玩弄委員會政治到何時？

我們不清楚其會議議程、會議紀錄、旁聽安排。

最後，我想作少許補充。剛才有議員談及公務員學院的問題。

是否沒有其他空置校舍可以使用？

主席，關於法治方面的問題，我想在本節發言表達以下觀點。首先，我想討論引入消費者集體訴訟機制一事。事實上，本港對於應否引入消費者集體訴訟機制已經討論多年。大家都知道，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在2012年發表報告，建議引入集體訴訟機制，並首先用於處理消費者的訴訟爭議。

雖然該工作小組召開了多達23次會議，其下的小組委員會亦已舉行28次會議，但會議討論了甚麼、有何方向、會否就消費者集體訴訟立法、會參考何種模式，以及若不選擇立法又有何原因等，市民一無所知，因為政府無甚交代。即使我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多次追問，政府亦未有交代，我於是唯有寄望能在今年的施政報告簡報會上從律政司司長口中得悉更多資料。很可惜，司長今年暫時未能作出明確交代，我們仍然無法知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關於集體訴訟，我們已再三強調，會先就消費者個案引入集體訴訟，而不會把集體訴訟機制延伸至其他範疇。

我很希望司長能夠有所回應，盡快告知工作小組的研究結果。

很多市民質疑該警員為何決定開槍，又或質疑開槍的決定是否正確。

其實，現時警員開槍須遵從非常嚴格的指引。

梁振英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的一個段落中，提到性小眾平權，講述他會做甚麼，不做甚麼，為甚麼做不到。但是，林鄭月娥去年的施政報告隻字不提，因此被我們罵足一年，說她比梁振英更差。一個正常人被人罵比梁振英更差，而且證據確鑿不能反駁，真的不大好受。所以，今年她終於寫了一大段，在施政報告第68頁第251段，足足有10多行，比梁振英的篇幅還長。不過，林鄭月娥未提對策，"先戴頭盔"，令很多關注性小眾平權的人看到段落開頭，心已涼了一截，："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在維護現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基礎上，促進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會"，這一句是畫蛇添足。很多同志朋友問我，她是否"落閘"，對同志婚姻，對同性伴侶權"落閘"？我想告訴大家，其實這道門從來未打開過。早前，我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施政報告時，問道誰人決定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寫入施政報告？那是多餘的，還說反歧視，平等機會。當天連建制派的葉劉淑儀議員都忍不住發言，同意我的說法。大家可以聽聽葉劉淑儀議員的發言，相當精彩。談到反歧視、平等機會和同志伴侶權，過去在政府的概念裏是兩回事。我曾經參加政府設立的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當提出要討論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時，官員怎樣回答？他說，他們談論平等機會、反歧視，並不是談論同性婚姻。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也開過一張空頭支票，她說不排除就同性婚姻進行諮詢，但同時又表示，是否推行同性婚姻，很視乎整體社會的接受程度。如果勉強在時機未成熟時推行立法工作，很容易有反彈，出現反效果，令這些朋友受別人歧視、敵視。

我在一封給林鄭月娥的公開信中跟她說，她要認清我們現在爭取的反歧視條例。根據香港大學的最新民意調查，有七成人支持就性傾向條例立法。

如果你認為今天香港已經有統一，或者廣泛共識意見，認為政府要做你認為我們應該做的工作，請你證明給我看。

有些官員說："'慢咇'，不要心急，慢慢來。我們已等了20多年，1997年回歸前，只差數票便可以通過反歧視條例，這20年是毫無寸進，我們只有一個卑微的要求，啟動諮詢。我實在太知分寸，即使是下星期我提出一項動議辯論，亦只是要求政府研究締結伴侶關係的權利，如何保障同性締結伴侶關係的權利，我連同性婚姻都沒有提及。這個政府在同志平權上，過去數年的表現完全不合格。談到同性伴侶締結關係的權利，找她討論，更加是緣木求魚。所以，最後唯有靠司法覆核，我當然不會在這裏討論司法覆核。

在上次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問保安局局長，QT案政府敗訴後，除了外地專才已在外國締結同性伴侶關係的伴侶，可以以受養人簽證來香港外，香港永久居民在外國締結同性伴侶關係，他的伴侶可否申請受養人簽證來香港？

主席，我很留心聆聽梁美芬議員的發言。首先，她說有人鼓勵年輕人犯法，向他們散播錯誤信息，令他們以為違法沒有問題，無須承擔後果。據我理解，當年佔中運動發起人曾多番說明參與這些公民抗命的行為是有刑事責任的，要準備負上刑事後果。這些發起人亦自行到警署自首，現時仍接受調查。因此，梁美芬議員所說的，我認為並非事實，最少不是事實的全部。

香港民族黨究竟做過甚麼？他們的公開活動，兩隻手可以數完。除了發言人外，實在說不出有甚麼其他代表人物，更看不到有甚麼很有組織的活動。當然，有些年輕人覺得，中央政府承諾香港可以"港人治港"、有"高度自治"、有普選，但時至今日，回歸多年，中央政府一再違反承諾，拖延實施普選。

陳浩天先生到香港外國記者會演講，很多記者問他有甚麼方法實現他的理想，他亦說不出個具體藍圖，但很不幸，該論壇的主持人為此被取消了工作簽證，更連來港也被拒。我想問特區政府，如果論壇主持人受到這樣的處分、懲罰，那香港是否亦應同樣拒批外國記者會主席的工作簽證？

這樣做正損害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名聲。主席，這一個環節，我亦都要談談管治、廉潔、政制等問題。我逐一表達我的意見。先說廉潔，我們看到近年特區政府最高層一再涉貪，有高官更被定罪及重判。我們亦看到近年香港廉政公署的人事動盪，先有李寶蘭事件，繼而一眾高層先後離職，由於廉署人員的杯葛，廉署的周年晚宴已停辦了3年，以前是每年都舉辦的。此外，廉署亦拖延了執行處首長及副廉政專員的任命足足3年，最近才委任丘樹春先生擔任這個重要職位。種種事例，令我們不得不擔心廉署正面對非常嚴峻的環境，面對着重大壓力。特區政府是支持他們的工作，還是影響甚至損害他們的工作呢？

由曾蔭權聽罷李國能大法官的報告，表示會要求政府作出修例，到梁振英，足足拖了5年，到現在林鄭月娥，也拖了1年多。最令人憤怒的是，到目前為止，連些微進展也沒有向立法會報告過，一味說這事牽涉非常複雜的憲制問題。

既然所有公務員、問責官員均受到《條例》約束，而特首又並非在法律之上，便應該將特首納入《條例》的附表，同時制訂一個申報機制及批核程序，讓特首在公開透明的制度下受到監管，如果他收受利益，這些利益是否合理，會否影響他的工作？

政府時常說要加強管治，加強公信力，但卻一味迴避這些修例工作，拖了7年，怎樣向市民解釋？另一方面，我要讚一讚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及律政司做得好。今年農曆新年期間，有電視台報道梁振英"UGL事件"調查完畢，律政司立即發聲明，表示沒有這回事。我希望政府一定要嚴肅徹查梁振英"UGL事件"，因為很多市民及專業人士都認為該事件牽涉非常嚴重的貪污罪行，以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

剛才我聽到涂謹申議員提到一部分，我亦有同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給我的感覺是，她認為自己是人中龍鳳，best of the best，她在各方面都是最出色的，所有事情她都最清楚，對此許多建制派同事都會心微笑。她根本無意聽我們許多議員的意見，甚至政府高層同事的意見。

她連幫她的人都絲毫不予尊重，又如何會去團結香港市民眾多不同的聲音？還有，林太多次提過，她工作至很晚，翌日又很早起身。

至於立法會議員，很多市民可以投票選出，但他們能選的議席僅僅有一半而已，另一半是一小撮的人，功能界別、既得利益團體、商界、大財團的代表。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導致香港許多社會矛盾無法解決。這不單是制度的問題，亦關乎《基本法》給予我們的憲制責任的問題。

她連戲都不願做，是完全的失職，極之不負責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席，我真是難以理解，如此重要的工作，居然可以整個政府去逃避。一味表示之前民主派否決了所謂的普選方案。那個是普選方案嗎？經篩選的人才可以參選，再給市民選擇，這絕對不是在任何基本民主理念之下的普選方案。如果這都算是普選，北韓都可以實施普選，北韓都可以"一人一票"選金正恩出來，對吧？不是這樣的，政府一直迴避這個憲制責任，一直迴避現在政治制度的不公允，只會導致香港許多非常富爭議的社會問題，無法以一種文明、民主、合理的方式解決。經常有人提到內耗，其實我由出世到現在，在香港41年，我看到越來越多年輕人非常沮喪，我看到許多同年紀的人，專業人士對香港感到失望，甚至絕望。他們很多人選擇離開，移民去台灣、去英國、去其他國家。你問他們是否想離開，我不認為是。但是他們感到在香港沒有希望，打開電視看新聞報道，經常看到一眾歪理，打開報紙又見到誰受打壓，誰被禁入境。這並非我們香港人認識多年的香港，是甚麼緣故令香港變成今日這樣？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但是作為政府，作為建制一員，你們的責任較任何人都要大。你們讓香港沉淪，你們讓香港倒退，你們讓眾多香港市民感到失望，感到絕望，要離開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我不希望我們香港繼續如此沉淪下去，我在此要盡我的一分力，呼籲市民一定要關心我們香港的管治，絕對不可以讓我們香港繼續衰敗沉淪下去。

《基本法》第一條第一句已清晰訂明這條"紅線"的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條"紅線"由《基本法》通過已一直存在，不過有一些人——可能包括郭議員——以為這條"紅線"最近才出現。但是，我促請他不要混淆視聽，引起社會誤解。這條"紅線"由特區政府成立及《基本法》開始運作起已一直存在，只不過近年有人三番四次刻意觸及這條"紅線"，這才是現時香港面對的問題。數位反對派議員均強調，馬凱事件令香港新聞自由受損，因而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看法。其實，我們上星期已說得很清楚，馬凱事件發生的原因，並非與他以新聞工作者的身份進行採訪有關。談到新聞自由受損，其實馬凱事件絕不是一個範例。

這才是真真正正新聞自由受損的範例。然而，反對派議員卻未有提及此事。可能正如我們上星期所說，這涉及他們雙重標準的問題。

區諾軒議員則指出，馬凱事件後，美國會以為香港失去新聞自由，因而有可能取消《香港政策法》，令香港將來經濟受損。事實上，香港一直遵守世貿協議。

大家也知道，香港很多產品在內地生產，不少廠房和生意也設在內地。

除馬凱事件和貿易戰外，多位同事提及雙普選的問題。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第34段清楚指出，行政長官明白市民對普選的訴求，但她也不能罔顧現實，貿然重啟政改，令社會難以聚焦發展。涂謹申議員剛才也表示，政府已投放大量資源推行其他社會政策，創造了很好的時機。如果政府再不推動政改，是否違反國策？

如果大家不是善忘的人，也會記得上次政改不能通過，正正因為反對派議員不接受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政改方案，這便是當時的政治現實。時至今日，這個分歧有否絲毫改變？

假如特區政府甚麼也不做，教育問題、填海，強積金對沖等問題也不處理，而只是提出政改方案，屆時林卓廷議員同樣會站出來，責罵八三一方案不是好方案、是爛方案、是北韓方案。社會其後又會像現在一樣僵持不下。我不知道屆時會否有人再次發動佔中。香港能否承受另一次佔中事件？

代理主席，我代表民建聯就施政報告中有關公務員的工作發言。首先，我很感謝公務員事務局在本年度施政報告中作出一些決定。

嚴重的濕疹會令患者生不如死。我昨天呼籲政府加強對濕疹病患者的支援。

純西醫未必能夠解決嚴重的濕疹問題。國內有多個濕疹病患案例，確實是由中西醫結合治療而得以痊癒。因此，對於公務員事務局把中醫服務正式納入醫療福利，民建聯表示歡迎。

就公務員事務方面，我亦想提出一些觀點。

他們對於服務社會、服務市民滿腔熱誠。但是，現在他們可能覺得每做一樣新事情總是未必能事事俱圓。當然，每項新政策都需要一段磨合期，才可以成功做得完善。

我希望局長日後加強訓練，讓公務員知道人無完人、事無完美。最重要的是，只要下定決心、認定事情對廣大市民及社會是好的，便應該去做，無需害怕被人責罵。當然，政府決定做一件事前，我認為必須諮詢各個黨派，以聽取他們的意見；亦應該落區諮詢區議員，以及與市民交談一下。公務員近年都有落區，但我認為次數不足。我希望政府能鼓勵他們多落區聽街坊表達意見。我在此呼籲公務員千萬不要退縮，要勇於創新及多些落區，這樣才能準確了解民情民意；在起草、制訂及落實政策時，才可做到貼地用心、以民為本。

有關法例目前由美國國土安全部草擬，估計這一兩天便會正式公布。香港的假難民問題非常嚴重。本港非常人道，向他們發出"行街紙"，為他們辦理酷刑聲請，但我們都知道成功率非常低。有關方面是否應該考慮，長遠而言收緊政策，以針對假難民利用及濫用香港目前的政策漏洞？我希望司長能加以考慮。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到了最後這個環節，在未開始談論管治之前，我想回應建制派議員先前提出的無知看法。張國鈞議員說香港的新聞自由沒有受到影響，美國的新聞自由卻受到影響。在全球180個國家中，中國的新聞自由排名倒數第五，即第一百七十六位。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則由2017年的第六十九位下跌至第七十三位，到了2018年排名第七十位。如果真的要學習，請學習這些地方。美國排名第四十五位，比台灣、南韓排名更後。

政府就港珠澳大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指出，大部分交通流量是貨運，但通車第三天才有一輛貨櫃車經過。大家都知道，這些都是政治工程。

香港的年輕人覺得沒有希望，但建制派最有希望，為甚麼？

香港有"一國兩制"，特區政府官員不斷為香港奔走，到外國與很多使節會面，告訴他們必須保留香港的獨特關貿地位。世界上所有國家認同香港有特別的關貿地位，因為他們相信，香港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地方，行政獨立，三權分立。香港也是一個法治社會，司法獨立，並享有《基本法》訂明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然而，大家看到的是，這一切都逐漸被侵蝕。

香港很多主流傳媒不是被中國當局透過種種方法控制，而是被很多協助當局的紅頂商人控制。

香港的政治前途或政治前景又如何？

這是香港將來所謂的政治改進，這是普選嗎？有少許見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假普選。民主派仍能說出真相，但建制派連一句公道話也不敢說，"阿爺"要求他們說甚麼，他們便說甚麼，真可悲！

我們希望年輕人有機會走出來，按照自由意願行事，作出自由選擇，但我們看到由年輕人組成的團體，例如香港眾志被政府封殺。試問年輕人怎會對特區政府和大陸政府有希望？所以，這個既混亂又殘缺的局面，是由特區主要官員和大陸政府一手造成的。

這些小人主動將香港得來不易的核心價值一一拋棄。年輕一代還有甚麼寄望？

他們知道政府一直說謊，找藉口和堆砌理由，繼續進行"大白象"政治工程，例如東大嶼填海工程，正是為習近平親自規劃的大灣區這個政治任務而進行的。香港不會有前途，但香港人不會放棄，一定會將這個局面改變，將這些危害香港人的保皇黨、建制派全部趕走。請大家記得11月25日去投票......

代理主席，最後一節辯論有關施政報告在"鞏固優勢，優化管治"方面的內容，我也想談談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和普選問題。對於兩項大家十分關注的課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同樣用了4個字："謹慎行事"，換言之，特首不會急於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特首說仍要爭取時間，營造有利的環境，但亦會就如何履行這項憲制責任，認真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我認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推行普選均事關重大，要準確掌握社會脈搏，做到民心相通，確保在推出兩項政策時，在社會上能夠發揮更大效果，令香港成為最宜居及最有經濟發展前景的現代化城市。代理主席，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並非由中央制定全國性通用法例，而是讓我們因應本身的特殊情況訂立一條法例。我相信就第二十三條的工作一旦展開，政府必定會再作廣泛公眾諮詢，而相關法例必須符合《基本法》內保障人權的條文，以及符合兩項國際人權公約和人權法的規定。所以，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根本不是洪水猛獸，亦不是甚麼惡法，也不會剝削我們享有的各種自由。

我希望泛民議員不要再用歪理誤導和煽動市民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無可否認，自從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訪港，重新解釋"一國兩制"的核心定義，以及法庭早前分別把一批非法佔中人士及2016年佔旺暴亂的搞事者判處入獄後，"港獨"勢頭已有所收斂。但是，仍然有人不時或明或暗地想盡辦法，不停推動"港獨"，甚至利用學術自由的空間，走進大學校園"播獨"，荼毒年青一代。兩個月前，在大學新學年開學禮上，有多間學院的學生領袖公然宣揚"港獨"，完全漠視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也不理會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

但特區的教育制度顯然難辭其咎，政府應切實檢討，積極認真推行教育改革。此外，特區政府應加強向下一代以至全港市民灌輸國家觀念，提高社會整體的愛國意識，尤其是要努力洗脫港英時代對國家的冷感，增加市民對國情的認識，以及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相信只要特區政府多做工夫，消除過往港人對第二十三條的種種誤解，立法工作自然會水到渠成，早日成事。主席，泛民想將普選和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捆綁在一起，進行另一場政治豪賭。

我認為他一語中的，把泛民不敢說的真相說了出來，就是他們把已經到手的民主進程拋棄了。

除非反對派願意徹底改變，接納人大八三一決定方案，否則只會是緣木求魚，再多幾次政改也只是徒勞無功，不如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發展上，總比天天就政改方案吵個不停，造成社會不斷內耗好。最後，我想告誡泛民朋友，市民已經看厭了他們的政治把戲，不論是"逢中必拒"或"逢中必反"，都為社會帶來衝擊，背棄市民對議員的期望。

主席，來到施政報告辯論的第三天，相信大家也非常疲累，希望可以盡快有機會投票。我本來準備了相對簡短的發言，希望大家可以盡快投票，但我理解到有些同事正在用膳或今晚因要與英國領事和官員會面而離開了會議廳，我不如順其自然地發言。

一些新同事可能仍未能掌握立法會辯論的傳統和性質，不斷在掙扎，特別是反對派的同事，他們竭力指出對特首的施政報告表示支持、反對及沒有意見的人數比例，然後作出整體上是否支持的決定。有些議員可能不只參考人數比例，例如葉建源議員，我看到他很努力與業界溝通，了解他們就每項方案的支持度有多少，最後得出結論，有八成支持政府的教育政策，但"明日大嶼"計劃只獲三成人的支持，整體而言，是三分天下，即各個項目的支持度為三分之一、不如投下棄權票。

主席，開宗明義，正如我剛才所說，我認為施政報告中有相當大部分是德政，值得支持。當然我亦明白社會在這數星期、甚至近兩個月，對一些特別重大的議題，例如剛才提過的"明日大嶼"計劃，有很大意見。在現階段，我亦沒有必要就如此重要的議題表態，因為事實上，施政報告議案辯論不是一個合適的場合。

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似乎更重要的，主席，是信心問題。我曾經舉出一個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當年在亞洲金融風暴時，很多韓國國民將自己家中的金飾或任何可以溶掉的物品變賣，為了換取現金來幫助國家。

主席，不好意思，我剛才看直播的時候留意到，謝偉俊議員用了"聞基色變"這數個字，然後用陳志全議員的取態來進行人身攻擊，他說當然不是陳志全議員那種"基"。我認為這是極大的侮辱，我要求謝偉俊議員收回有關言論，不要歧視任何性傾向人士，多謝主席。
主席，我當然絕對無意歧視任何性傾向的人，假如我的言論令本身有這種性傾向或者暗地裏有這種性傾向的人有任何惡感或不開心，我當然願意收回，但這並不是我發言的重點。不過，我覺得譚文豪議員似乎有點過分敏感，因為我原本只想在這個時候輕鬆一點，當然，我明白說話要很小心。

不過，如果他或者其他朋友認為我在這方面有問題，我要表示，我根本不是那個意思。

施政報告裏有3方面，大家都有些意見，至少我留意到客觀上是這樣，即使有關項目的規模不同、性質各異。

第一，"明日大嶼"。

在現階段，當然還要花很多精神和時間，研究計劃是否可行及有關細節。

不過，我想到一個我經常很關心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有否善用九龍東舊啟德機場的郵輪碼頭呢？

當然，我清楚明白《保護海港條例》是很大的障礙。

主席，另一項建議當然不是我原創的，而很多朋友都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說法，包括葉劉淑儀議員提出桂山島的建議，或者早期的泛民政治領袖吳明欽先生的兄弟吳明德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提出關於福田的說法，我覺得頗為有趣，值得探討。我不知道他是認真提出建議，還是有挖苦性質，但基本上，他的意思是政府可以向中國政府租用有12個太古城那麼大的福田區，用以興建房屋，這樣便可以解決高鐵問題、"一地兩檢"問題，以及中港合作或矛盾的問題，似乎是頗理想的方法。但不論真假，基本上也是我們可以探討的方法，而不需要冒如此大的風險，在深海中興建一個島，第一桶沙倒下後便不能停止或回頭，這是否風險較大的方向呢？主席，第二項議題基本上是細小很多，但可能有特別多不同人士關心，或者由於政府在政策上作180度轉彎，令大家難以接受或理解，那便是電子煙的問題。

我想談談我的親身經歷，希望不會有議員站起來提出反對。

當年在處理景賢里的問題上，為何我會說我有經驗呢？因為當時有一位知道我喜歡古董及收藏便宜東西的人打電話給我，問我或我所認識的人會否有興趣購買景賢里所有相對古舊的傢俬及裝置等，因為根據合約安排該處需要清拆。我用4個字來形容——希望不會冒犯他人——便是以"先斬後奏"的方式來處理，目的是希望給政府壓力，盡快拯救景賢里，亦希望可以得到更有利的換地方案。

我現在會請5位官員發言。按照每位官員有15分鐘發言時間計算，他們合共可發言最多75分鐘。

主席，我首先多謝各位在這環節發言的議員。我想先就胡志偉議員和張超雄議員就致謝議案提出有關重啟政改的修訂作出回應。剛才也有數位議員就重啟政改發言。由"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是《基本法》定下的最終目標。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絕對明白市民，特別是青年人，對"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訴求。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要成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需要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特區政府不會低估政改議題的複雜性和難度。林卓廷議員說政府迴避這項議題，質疑當局"為何連一場戲也不做，起碼應該進行諮詢吧？"主席，我必須指出，正如張國鈞議員在發言中提到，上屆政府用了20個月的時間，遺憾地也未能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過程更發生違法佔中事件，激發起社會矛盾，嚴重影響香港的發展。因此，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不能罔顧現實，貿然重啟政改，令社會難以聚焦發展。政府會盡最大努力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推動政制發展。剛才郭家麒議員在發言時指《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訂明香港可在2007-2008年度實行雙普選，這明顯與事實不符。

我們明白隨着香港和內地的關係越趨緊密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會使"有與香港保持聯繫"的定義不再局限於"通常在香港居住"。我們會研究有關問題，但我亦要指出，我們會小心考慮，因為任何改變選民登記資格的建議都涉及複雜的問題。有關大灣區的發展，包括稅務的問題，我感謝李慧琼議員和民建聯積極提出建議，我們會向有關方面反映他們的關注和建議。政府亦會致力和中央有關部委和廣東省政府推動政策突破和創新，善用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有議員提到"一國兩制"的實踐、有關認識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以及推廣教育的工作。我想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到"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政府非常重視《憲法》及《基本法》的推廣及教育工作，一直積極透過不同渠道推廣《憲法》及《基本法》，讓市民對《憲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剛才李慧琼議員亦提到國家觀念。政府致力培養青年人多了解國家，建立國家觀念，包括透過教育、社區推廣和青年到內地交流和實習計劃等。有議員提到《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7年11月4日通過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因此，政府有責任在本地立法實施《國歌法》，而透過本地立法實施《國歌法》符合"一國兩制"原則。關於本地的立法工作，我們已於今年3月就立法的建議內容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以及在4月及5月出席兩場接近16小時的立法會公聽會，充分聆聽市民的意見。我們正在草擬《國歌條例草案》，完成後將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我們的立法原則是必須維持《國歌法》的立法目的和原意，充分體現《國歌法》的精神，明確維護國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歌；同時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我們在草擬《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會顧及《基本法》保障人權和自由的規定。就性小眾方面，我們重申在整體政策下，政府一直致力在現行婚姻制度下，促進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以建立共融、尊重和不歧視的文化和價值觀。我們正跟進一系列策略及措施，包括向僱主推廣《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今年稍後，我們將推出針對醫護人員的培訓資源，提高他們對性小眾的認識和敏感度。我們亦正制訂涵蓋不同範圍的《不歧視約章》，讓服務提供者自願採納。另外，我們現正進一步研究其他地方推行反歧視立法及行政措施的經驗，期望明年上半年完成。研究結果會有助社會就應否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免受歧視這項課題作討論。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致謝議案。

時限為5分鐘。

主席，今年一共有7位議員就致謝議案動議修正案，就他們各自關心的議題表達立場。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可就致謝議案提出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李慧琼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致謝議案"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今次就施政報告進行議案辯論，議員發言相當積極，辯論共計34小時55分鐘，其間有66位議員就本身關注的政策範疇提出不同意見，當中包括很多批評。這份施政報告在土地房屋、發展多元經濟、勞工福利、教育和醫療衞生各方面提出了不少有利於社會整體發展的政策，而"明日大嶼"亦成為焦點，既有人贊成，亦有人持不同意見。

我亦期望明日議會審議政府提交的政策時，議員可以理性持平，讓香港和議會明天會更好。主席，這項致謝議案的辯論，主要旨在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就施政報告各抒己見，議案本身並沒有方向性，我希望議員可以支持議案。